政府在特別會議前已按其承諾就所有問題提供答覆。

主席，據報，自《香港國安法》於去年實施後，與暴亂相關罪行銳減，但激進分子在網上發放虛假資訊和煽動性言論，意圖令暴力再現的行徑未被遏止。

最後一項口頭質詢。

有市民反映，政府不懂商業運作，費時失事，胡亂推動不適合在港發展的新興產業。

政府一直以來對美食車的支持都是務實，並盡力予以支援，雖然計劃於推出的初期遇到困難，及後亦受到2019年社會暴亂事件及新冠疫情的打擊，但政府一直加以協助和支援，並將計劃兩度延展至明年2月2日。我們正審視先導計劃的數據及成效，並會從先導計劃的可持續性、經營擴充性及對旅遊業的幫助等角度，決定計劃的未來路向。二香港奉行低稅率及簡單稅制。政府的政策是策略性地運用稅務措施，促進產業和多元經濟發展，提升香港的競爭力。政府在制訂稅務措施時，會考慮本港經濟及產業發展的需要、對公共財政的影響，以及國際稅務要求等因素。在支援中小企業方面，政府一直致力協助企業解決融資問題，並資助企業開拓商機。我們於2020年4月在"中小企融資擔保計劃"下，推出百分百特別擔保產品，為受疫情影響的企業提供低息貸款，至今已批出超過620億元貸款。我們亦加強資助中小企業，包括將"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及"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的資助上限分別提高4倍及12倍，以及擴大資助範圍，讓中小企業可以利用政府資助進行市場推廣及拓展內地及海外業務。過去4年，已有超過14,000家企業已獲得超過23億元的資助。三在過去4年以來，政府一直循多個方向着力推動本港的創科發展，至今已投放超過1,100億元，進一步完善本港的創科生態環境。鼓勵投資及支援科技初創企業發展亦是政策內的重要一環，至今我們透過"創新及科技基金"及其他計劃已投放超過100億元，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亦已宣布會連續兩年向創科基金加碼合共注資95億元。

例如，本地初創企業的數目由2014年的1,000多間，增至2020年的3,300多間，所聘用的人數亦由2,000多增至超過12,000人。風險投資基金在本港的投資亦由2014年的12億元大幅增加至2020年的約100億元。

事實上，香港科研實力雄厚，不少初創企業成功將研發成果商品化，而多間獨角獸企業的成長亦受惠於本港的創科基建、政策措施及資助計劃等。政府會繼續透過創科基金下不同的計劃協助產學研推展上、中、下游的科研工作，以及協助初創企業吸引私人投資。

香港科技園公司的"科技企業投資基金"亦會加碼至6億元，而數碼港的一個類似基金則加碼至4億元，兩個基金的涵蓋範圍將擴大至B輪及後期的融資。
公道起見，美食車是上一任政府的財政司司長及局長閣下的前任局長大力吹噓的，有很多宣傳，市民的印象非常深刻。

這會否令市民覺得政府做甚麼都做得差，是所謂"好做唔做"呢？
回應剛才謝議員的補充質詢，我明白大家看到政府推出很多政策支持業界，當然希望企業會成功。但是，現實社會所有企業，尤其是較高風險行業的企業，需要政府資助的時候，都不可能百分百成功。

這方面，我想交給薛局長回答。

海洋公園，我有發聲，不過他們不肯改，所以現時海洋公園的不是好位置。所以，在同一個地點做不同的事，政府官員特別是局長也有困難，因為他並不是從商，但我亦希望如果政府繼續希望維繫這東西，便不要將其局限於美食車。

地盤周圍沒有東西吃，這樣既健康點，又可以衞生點。

局長會否考慮放寬一下，讓美食車有多點生存空間呢？
多謝張宇人議員的意見。其實，相類似的建議在過去差不多4年內也討論過。
《2021年法律執業者條例草案》《貨物銷售條例草案》《2021年業主與租客條例草案》《2021年電訊條例草案》《2021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草案》《2021年危險品條例草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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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貨物銷售條例草案》，予以二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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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我謹動議二讀《2021年業主與租客條例草案》。政府一直關心居於"分間單位"住戶的情況。行政長官去年宣布成立"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研究應否在香港實施"劏房"租務管制及其可行方案，以保障"劏房"租客的權益。因應社會的關注，工作小組提前3個月完成研究，並在今年3月底向政府提交報告，建議政府實施適當的"劏房"租務管制，並提出規管框架和一系列的措施。正如我們於今年4月26日向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轄下過渡性房屋及劏房事宜小組委員會匯報，政府經過仔細考慮工作小組的報告之後，認為擬議的租務管制措施如果得以落實，是可以達致我們為"劏房"租客提供合理保障的政策目標。

委員普遍表示支持，並敦促政府盡快向立法會提交相關條例草案，令"劏房"租務管制措施能早日落實。行政長官在今年2月4日的立法會答問會上承諾，政府會在今個立法年度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以盡早實施"劏房"租務管制。我們已完成有關法例的草擬工作，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上星期二同意政府將《條例草案》提交立法會審議。

我們在草擬法例的過程中，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在法律層面定義"劏房"和訂立規管範圍。我們知道，"劏房"除了存在於住宅大廈，亦存在於工商大廈，以至"天台屋"、"平台屋"等臨時構築物。事實上，部分"劏房"可能涉及非法使用土地或僭建物。若然租務管制涵蓋這類不合法的"劏房"，可能會發放錯誤信息，令公眾誤以為政府把這類非法"劏房""合法化"。我們亦明白居住在這類"劏房"的租客，相對於居住在一般住宅大廈內的"劏房"的租客更為弱勢，因此更需要租務管制措施的保障。工作小組、關注團體和來自不同主要政黨的立法會議員亦普遍認為，"劏房"租務管制應盡可能讓更多"劏房"租客受到保障。有見及此，現時《條例草案》已涵蓋位於不同類型的建築物，包括住宅大廈和工商大廈的"劏房"。一般而言，亦包括位於這些大廈的板間房、床位、太空倉、閣樓、籠屋，以至"天台屋"和"平台屋"等不同類型的"劏房"。儘管如此，我們必須強調，《條例草案》並不是將位於工商大廈或臨時構築物內的非法"劏房""合法化"。實施租務管制不會影響相關政府部門按照現行法例採取的執法行動，特別是在建築物安全和消防安全方面。《條例草案》建議的租務管制框架，包括強制規定"劏房"業主與租客簽立訂明雙方權利和責任的書面租賃協議；為租客提供為期4年的租住權保障；限制續租時的租金加幅，規定須參照差餉物業估價署所有類別私人住宅物業租金指數的變動，並以每兩年15%為上限；以及禁止業主向租客濫收公用設施費用等。我們認為，實施建議的租務管制措施，可以達致我們為"劏房"租客提供合理保障的政策目標，在不過度削弱"劏房"業主利益和財產權的情況下，為"劏房"的租客提供租住權保障，避免他們被業主濫收水電費，以及避免他們在續租時被業主任意加租。代理主席，"劏房"租務管制是一個非常複雜和極具爭議的課題。

我希望立法會能在今個立法年度完結前盡快完成審議及通過《條例草案》，讓"劏房"的租務管制措施能夠早日落實。我們會全力配合立法會審議《條例草案》的工作，並會繼續聆聽議員及市民的意見。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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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訊科技發展一日千里，通訊服務已成為市民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物聯網服務亦日漸普及。與此同時，5G服務在香港推出短短一年間，網絡覆蓋已超過90%的人口，部分核心商業區及人流密集的地區，覆蓋率更達至99%，位處世界前列，進展十分理想。為配合通訊業的發展，尤其是5G和物聯網服務的應用，我們有需要優化電訊規管架構，確保規管架構與時並進。我們於2019年完成為期3個月的"電訊規管架構檢討"公眾諮詢，持份者普遍支持建議措施的方向。我們亦分別於2019年11月及今年4月向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介紹諮詢結果及修例建議，獲得委員會同意進行有關修訂。代理主席，我們提交的《條例草案》涵蓋以下4項立法建議：第一，在5G及物聯網時代下，智能產品發展迅速，很多配備網絡連接功能，但這些產品本身並不屬於《電訊條例》下通訊事務管理局的管轄範圍。因此，我們建議修訂《電訊條例》第32D條，清楚訂明通訊局的權力及職責，集中規管這些產品的電訊功能，包括訂定有關電訊技術標準和規格。第二，電訊基建設施的完整性及穩妥的電訊服務變得越來越重要，電訊業界多年來亦強烈要求加強對地面以下，即地下電訊基建設施的保障。我們參考現行對供電電纜及氣體喉管等公共設施的法定保障安排後，建議修訂《電訊條例》，若有任何人進行工程時沒有採取合理措施保護地下電訊設施，甚至導致設施受損，將會構成刑事罪行。通訊局會就此制訂指引，為業界提供清晰的施工安全指引和預防措施。指引亦可為業界在遵守有關法例時作為免責辯護。《條例草案》通過後，通訊局會進一步諮詢相關業界和持份者。第三，5G及物聯網時代下需要更具彈性的發牌機制，以便利業界抓緊時機推出創新服務，同時讓當局能夠更有效規管這些新服務。我們建議簡化現行規定，賦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透過刊憲方式作公告，指定某些適用於特定地域覆蓋範圍、服務範疇、規模或顧客群組等方面的電訊牌照為非傳送者牌照。這些牌照一般規模較小，可以較有彈性地以發牌方式發出，以及受惠於較寬鬆的牌照條件及較低的牌照費。

若持牌人不滿意通訊局其他與電訊相關的規管決定，可以向上訴委員會提出覆核。代理主席，《條例草案》回應了業界和持份者就電訊規管架構所提出的建議。各項修訂的詳情，我們已在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中詳細介紹。我希望各位議員支持《條例草案》，讓電訊規管架構能夠與時並進，以便電訊業持續發展。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謝謝。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21年電訊條例草案》，予以二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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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我謹動議二讀《2021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草案》。作為一項金融基建項目，"積金易"平台主要針對現時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工作分散及倚賴紙本交易而成本高的情況，透過工序標準化、精簡化和自動化，把目前分散於各個受託人的計劃管理工作集中處理，並以收回成本的方式提供服務。在規模經濟效益和數碼化的帶動下，"積金易"平台將提高強積金制度的運作效率和成本效益，降低行政費用，從而創造減費空間及更佳的強積金體驗。繼去年7月立法會通過第一階段的立法修訂，賦權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成立全資附屬公司，以推展"積金易"平台項目後，我們現提交《條例草案》，以進一步修訂《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及相關的法例，為推行"積金易"平台提供穩健的法律基礎。

"積金易"平台項目的其中一項政策目標，是早日為強積金計劃成員節省行政成本和降低收費。就此，《條例草案》明確規管有關"積金易"平台推行後計劃管理工作的收費。第一，受託人將不得收取高於未來平台收費的計劃行政費；第二，受託人須把減省的成本，即現時受託人向計劃成員收取的行政費與將來平台收費之差額，反映在基金開支比率上，以確保所減省的成本直接轉移予計劃成員，而整體的基金收費同時有相應幅度的減幅。我們有信心按照《條例草案》的規定，"積金易"平台可為計劃成員帶來實際得益。根據最新估算，當強積金受託人及其計劃按序遷移至"積金易"平台後，預期計劃成員需支付的平均計劃行政費即可降低約三成，而整體費用也會相應下調。在運作10年後，"積金易"平台可量化的累計節省成本總額達300億元至400億元。此外，《條例草案》同時建議調低預設投資策略成分基金每年的實付開支上限，由現時的佔淨資產值0.2%，降至0.1%，以期為計劃成員進一步創造減費空間。業界方面，"積金易"平台可改善強積金制度的運作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和減輕合規負擔，並為業界開拓推行各項新措施的契機。《條例草案》所載的建議已考慮到早前諮詢公眾、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及業界所收集得來的意見。與此同時，我們正與積金局、積金易平台公司和業界緊密合作，構建"積金易"平台，預計最快於2022年年底前完成。待受託人由2023年起按序過渡後，"積金易"平台最快將可於2025年左右全面運作。代理主席，"積金易"平台項目是強積金制度自2000年實施以來最重要的改革，有助重塑目前分散而成本高的營運環境，提高制度的成本效益和為計劃成員減費。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條例草案》，使"積金易"平台項目得以順利推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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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21年危險品條例草案》，予以二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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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香港公開大學條例草案》。

如果沒有委員想發言，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秘書已讀出的條文及附表納入本條例草案。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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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全體委員會已完成審議《2021年香港公開大學條例草案》的所有程序。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教育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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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21年香港公開大學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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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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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議員就附屬法例提出的議案。

第二項議案：延展於2021年6月23日提交本會省覽的7項與實施《公司條例》新查冊安排相關的附屬法例的修訂期限。我現在請陳振英議員動議議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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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振英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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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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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蔣麗芸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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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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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五條動議修訂《議事規則》的擬議決議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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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主席，本人謹以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擬議決議案，修訂《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事規則》的若干條文。代理主席，內務委員會已於6月25日通過《議事規則》及《內務守則》的第二批擬議修訂，4組建議包括：第一組是有關委員會委員組合及委員會正副主席選舉，包括3項建議：第一，訂明委員會委員人數上限，例如事務委員會及法案委員會的人數上限分別為20及15名委員；第二，訂立分配委員會席位的機制，每名議員可同時出任最多6個事務委員會的委員；第三，修訂委員會正副主席的選舉程序。代理主席，第二組是有關處理點算法定人數要求及規程問題，建議引入3項新程序：第一，如果立法會會議因法定人數不足而流會，對無有效理由而缺席的議員逐次施加處分，金額劃一定為相當於非兼任行政會議成員的議員一天的酬金。立法會藉修訂相關法例後，會在《議事規則》加入有關條文。第二，修訂《議事規則》，訂明議員除非獲立法會、全委會或其他委員會的主席叫喚，否則不得就規程問題打斷其他議員的發言；若主席認為有關的插言屬濫用程序，可指示該插言議員不得繼續發言。第三，修訂《議事規則》，訂明若立法會主席、全委會主席或主持立法會及全委會會議的議員認為議員提出規程問題屬濫用程序，可決定何時及如何處理該規程問題。其他委員會主席或副主席，但不包括主持會議的任何其他委員，亦可行使有關權力。代理主席，第三組建議規定議員須穿着商務衣飾出席立法會及全委會會議，但不包括其他委員會會議。第四組建議，訂明在立法會、全委會或其他委員會會議上，議員只可在發言期間展示物件，但仍須符合《議事規則》第41條及《內務守則》新訂第19B條的規定。主席，若決議案獲通過，除了有關委員會委員組合及正副主席選舉的建議將於第七屆立法會開始當日起實施外，其他對《議事規則》及《內務守則》的各項修訂將於決議案刊憲後開始實施。主席，我很快地說說，今次的修訂，當然是我們本屆再一次比較實質性和多的修訂。但是，除了說撥亂反正後議會的運作已經相當正常之外，我亦想提及，好像今天早上，我們剛剛看到各司局長都能夠很順暢地提出一些新議案。這個做法對於我們立法會的操作、效率及成效均有一個立竿見影的效果。

主席，我想藉此機會，再次多謝我們委員會的所有委員就這次修訂提出很多意見，亦多謝全體議員在諮詢期間提出很多有建設性的建議，而最重要的是多謝立法會的秘書和我們的法律顧問就有關修訂做了很多工作。

主席，為了讓議會事務得以有序、有效率及公平地處理，議事規則委員會應該不時檢討立法會的規則及行事方式，並就修訂《議事規則》及《內務守則》提交建議。早前我們通過第一批修正案，並於本年2月及3月實施，今天則審議第二批建議，一共有4類。我不重複細緻內容，由於時間關係，我集中討論對第一類和第二類建議的一些看法。

過去本會的運作方面，除了個別委員會外，立法會各個委員會對人數基本上不設限制，大家也能看到當中的好處，便是讓議員有最大的空間去議政論政，但按過去運作的經驗，這個做法衍生很多問題，我們都必須正視。大家也知道，其中一個是當新立法年度開始時，為了競逐事務委員會的主席，不同陣營的議員有一窩蜂報名的情況，而當選了主席後，又有一批委員需要退出。第二，特別是過去在政治爭拗激烈時，當一些富爭議性的法案委員會出現時，不時有很多議員加入，而由於參與人數眾多，作為議員出席會議，單是在每次法案委員會會議按"要求發言"按鈕輪候發言，或許也只可能發言一次，這樣其實大大削弱了我們審議法案的功能和效率，亦令議員無法專注於某些範疇和集中討論。上述情況的出現其實對委員會的實際運作，包括進行商議、達致足夠法定人數、以至委員會議事的延續性也沒有好處，不利於立法會履行監督政府的憲制職能，尤其是考慮到下屆議會人數進一步增加至90位議員，這個問題更需要思考。我亦非常感謝議事規則委員會成員和秘書處的努力，我過去其實也有積極參與《議事規則》修改的討論，從制度上處理這個問題。主席，針對上述現象，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支持通過《議事規則》及《內務守則》的修訂，在下屆立法會開始時限制參加委員會的人數，並規定每位議員最多同時出任6個事務委員會委員。我留意到有部分議員在上次內務委員會會議討論時對這項建議有保留，認為無助改善議會效率，亦有部分議員批評限制議員加入委員會的權利。對此，其實我也十分認真和仔細了解整件事，並想提出3點讓市民掌握這件事。第一是議事規則委員會在提出建議時是非常審慎的，亦參考了很多外國議會的做法，包括英國下議院、新西蘭國會、德國聯邦議院和法國國民議會。總體而言，這些地方的議會人數基本上也是有限制的，便是某個固定數目或議員整體數目的某個百分比等。由此可見，為了讓議會更有效發揮作用，為議會委員會設定人數上限，到處的議會都採取同樣的模式，這做法非常普遍。第二是按照目前的安排，大家也知道，如果議員關心某項議題，完全可以出席會議發言，我看不到修改《議事規則》後，這做法有何改變。第三是今次修改後，已加入彈性條款，對於為研究立法建議而成立的委員會，其實內會和政策事宜小組委員會如果認為有需要，並得到內會整體的同意，委員會的人數是可以調整的，所以對於以上委員會的人數其實已預留彈性，我亦同意這項《議事規則》的修改，讓這彈性存在，因為法案可能有不同的內容，屆時內會整體決定則更能體現議會的整體決定。主席，由於時間關係，我先說到此，民建聯支持是次修訂。

代理主席，我本人也是議事規則委員會成員之一。當然要先回答一條問題，就是為何此刻議會內"攬炒派"的數目大減，仍然要修改《議事規則》。這其實正正是緊隨我們國家居安思危的精神，提高風險的防範意識。同時，這些新修訂的《議事規則》其實除了管"攬炒"之外，亦管我們建制派的同事，我們一樣要跟隨。

代理主席，所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議事規則》原意是要保護議會暢順運作，以及保護其尊嚴和地位。但是，過去無論是"攬炒"、"拉布"，以至"黑暴"時期，都充分反映有立心不良的"攬炒分子"借《議事規則》用來武器化，然後攻擊議會。事實上，如果我們不修改《議事規則》的話，就會好像風濕一樣，到時到候就會復發。我們必須正本清源，根治有關的問題和情況。代理主席，今次有一系列的修訂，我主要集中說第一，就是濫用《議事規則》點算法定人數和插言這安排，賦予主席能夠有更大的空間，對一些濫用規程的議員，可以終止他的發言。

當其他議員的發言中正他們的死穴，或者中正他們所犯的謬誤時，他們就會用規程問題來打斷有關議員的發言，從而遮掩或者阻礙其他議員發表對他們有影響的言論。今次終於能夠處理，同時也能夠保證議會能夠暢順運作，以及令議會可以符合公眾的期望。與此同時，有一項今次未能提交上來，我相信未知道會不會提交上來，就是當有人要求點算法定人數時，究竟是否可以禁止議員離開會議廳。原本在點算法定人數時，根據《議事規則》，應該盡力確保在點算時議會內有足夠的法定人數。但是，以往提出點算人數的人卻立即離開，這證明其原意並非想令議會恢復運作或者有足夠的法定人數，而是濫用規程，輕的話就是惡作劇，其實就是肆意搗亂。但是，由於有法律問題未能解決，所以今次未能處理。我覺得很可惜，因為其實有關程序也是數分鐘的事情，很容易便能處理。另外，還有一點，就是關於限制所參加的小組委員會和事務委員會的數目，我在此很簡單地理解，就是要有合理的分工。當下一屆有90位議員時，大家也要分工擔當不同的事務委員會、法案委員會等的職務。有關安排並不阻礙議員發言，因為縱使議員不是該小組的委員，仍然可以列席發言，所以這並沒有任何阻撓，反而確保議會能夠更加暢順運作。代理主席，《議事規則》過去曾經存在漏洞，希望藉着修改《議事規則》能夠堵塞有關的漏洞，以及防止再被"攬炒派"武器化，亦將我們的議會由死胡同中帶出來，爭取市民大眾的參與和支持。
代理主席，我們今天要審議的，是謝偉俊議員以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的身份，根據《基本法》第七十五條動議修訂《議事規則》的擬議決議案。代理主席，過去數年，反對派議員肆意利用各種方式在議會"拉布"和搗亂，嚴重影響立法會對各項法案和撥款建議的審議。

本會在2020-2021年度會期開始以來，議事規則委員會一直研究議員就修訂《議事規則》提出的多項建議。在3月24日的大會已審議通過一項擬議決議案，主要涵蓋已獲內會通過的關於《議事規則》的第一批擬議修訂。今天要審議的，是已在6月25日獲內會通過的第二批擬議修訂，涵蓋4項建議。首項建議，是關於委員會委員組合及委員會正副主席選舉。就事務委員會及負責研究政策事宜的小組委員會而言，訂明委員人數上限為20名；就法案委員會和負責研究附屬法例及其他文書的小組委員會，人數上限為15名委員，並訂明每名議員可同時出任最多6個事務委員會的委員；此外亦修訂委員會正副主席的選舉程序。經修訂條文如獲通過，將於第七屆立法會開始時生效。我作為議事規則委員會成員，以及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的議員同事也支持擬議修訂。由於第七屆立法會的議員數目將會由70席增至90席，確實有需要訂明委員會委員人數上限，以便議員之間能更有效分工。第二項擬議修訂，是涉及處理點算法定人數要求及規程問題的程序。擬議修訂規定，當立法會會議因法定人數不足而休會待續時，對並無有效理由而缺席的議員施行財政處分，有效理由可包括病患、分娩、侍產、與議會事務相關的職務訪問等，處分金額則劃一定為相當於並非兼任行政會議成員的議員一天的酬金；亦訂明如果議員就法定人數提出規程問題屬濫用程序，立法會主席可不予處理。顯然，這是為了有效堵塞過去數年被一些反對派議員濫用議事程序的漏洞。第三項和第四項擬議修訂，分別訂明議員必須穿着商務衣飾出席立法會會議，以及只可在發言時為闡釋其發言論點而展示物件。第二至四項擬議修訂將從刊登憲報當天起實施。我認為這些規定也是切合現實所需，因為確保立法會發揮其功能固然重要，但議員在履行職務時，保持與立法會議員身份匹配的形象，以維護議會的尊嚴，亦同樣重要。代理主席，議事規則委員會在討論上述擬議修訂時，已致力尋求適當的平衡，既確保議員有效參與議會事務和監察政府的權利，又堵塞《議事規則》被濫用的漏洞，並促使委員會的運作及會議程序更具效率。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通過謝偉俊議員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我相信大家也知道，今次中央出手修改香港選舉制度以及我們修改《議事規則》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提升議事質素，去蕪存菁。但無論甚麼規則也好，最重要仍是要有肯付出時間參政的人。

我希望各位同事諒解。

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謝偉俊議員剛才說出了數個重點，例如今次的修訂包括服飾、罰款、選舉主席的程序，大家對這些也沒有很大的反對意見，唯獨引起大家關注的，就是田北辰議員剛才所說的，即是委員會的委員人數上限和議員可參與的委員會數目。我想特別藉此機會談談這方面。未來的議會將會有90位議員，以往一些委員會的委員人數較多，以我擔任主席的保安事務委員會為例，以往一直也有40人，每次開會之前，我也要等待10分鐘以上，等到至少三分之一的委員出席才可以開會，因而浪費了很多討論的時間。將來的議員人數增加至90人後，如果有60人、70人參加委員會的話，我相信等待開會的時間會更長，這亦不是大家想看到的。所以，大家便會想，不如採用一種更有效的方法讓大家開會。

很多反對或有保留的議員自己也說了，即使不是委員也可以參加事務委員會的會議，說出他想說的意見。

真正的投票權，其實更重要的就是在今天的大會，以及財務委員會或法案委員會等。所以，事務委員會的投票權是否真的那麼重要，或者是否有需要投票，這是值得大家認真深思的。第二，我明白有些"單頭"或獨立的議員擔心主要的政黨或其他政黨會壟斷事務委員會，不讓"單頭"的議員參加，但絕對不是這樣的。代理主席，議事規則委員會及政府帳目委員會現時均設有一個恆常機制，不同黨派的議員會互相協調委員的比例，讓每個黨派甚至乎獨立的議員也有機會參加，這是非正式的機制。即使是正式的機制，立法會也是有的。例如我們要到外地進行訪問，需要派不同黨派的代表參與，立法會便有一個現成的機制，決定每個黨派選派甚麼人、有多少個席位。所以，不論是正式或非正式的途徑，其實我們都是有的，讓不同黨派甚至乎獨立的議員可以參加事務委員會，並不存在大家擔心的壟斷問題。另一個問題是，這樣會否影響議員的工作呢？我不是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的委員，但我兩天前也在會議上為入境事務處表達了一些意見，同樣沒有人阻撓我，這亦不會削弱議員監察政府的權力。所以，我覺得今次修改《議事規則》是完善了立法會的制度，讓議會更有效率。議員的憂慮，我是理解亦同意的，不過，其實已經有相應的機制處理，所以無須那麼擔心。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今次建議有四大類，我會主要集中論述有關委員會人數和組合這方面的意見。代理主席，今次建議其實並非議事規則委員會天馬行空想出來的，亦很多謝立法會秘書處做了大量工夫和很多研究工作。正如剛才有發言提到，我們這次也參考過很多外地立法機關，包括英國、新西蘭、德國和法國等地，然後才作出有關建議。雖然不同地方的設計可能有所不同，但我們參考的大部分國會的確把委員會的委員組合和委員會主席的任命，與議院的組成方式和議院中的政黨或團體的相對實力掛鈎。在國際上來說，這可說是基本的做法。在委員會席位分配完畢後，各個相關政黨或議會團體便會自行決定如何在其黨內或團體內挑選個別議員出任有關席位。

代理主席，根據我們立法會過去的運作經驗，坦白說，如果委員會的人數為15至20人，確實較容易運作。

相反，回看"一地兩檢"的法案委員會有64人，《國歌條例》的法案委員會有62人。

如果按不到掣，那便可以下班，因為當天不會有機會提問。

這的確是我們過去在立法會每次都見到法案委員會出現的一大難題。所以，今次有關建議將事務委員會人數上限訂定為20人，而法案委員會訂定為15人，我認為是合適的。當然，我們特別看到當中加了"除內務委員會另有決定外"，這亦能保持相關彈性，讓議會處理時可以有特別安排，我認為這個做法可以保障議會處理一些我們想象不到的事項。除此之外，今次建議中的席位分配機制其實亦非常重要。除了兼顧議會內各個黨派的實力作為分配基礎外，還保持靈活性，讓所有議員——包括不隸屬任何政黨的議員——都能夠公平參與。

社會上可能有聲音，為何這次需要規管得如此細緻？代理主席，我其實想指出，這些建議正正針對香港特區立法機關過去經常出現、社會每天都看到的一些問題。如果議員自律的話，本應可以解決這些問題；但無可奈何，我們過去沒有解決到。這正是為何我們這次要提出有關規定以解決問題，讓立法會重回正軌，恢復應有的規範和秩序。所以，我支持今次有關建議。

代理主席，就今次對《議事規則》所作的修訂，我不能同意。這是基於3點：第一，一個議會是否一個好的議會，並非單純講求議會是否有效率。

當然，人數增加，空間減少，這是一個現實的考慮，但我們不能削足就履。我的意思是：確實，人數是增加了，但正因為我們政制的改變——我相信更理想的是——議會才更需要把少數民意更完善地反映。

這安排等同我作為議員代表草根的聲音，我沒有辦法在另外那些委員會直接成為一名委員來表達民意。當然，有人會指，即使並非有關委員會的委員，議員仍也有權提出意見，參與會議，但最基本的問題在於我能否提出議案，以及是否有該委員會的投票權。歸根究底，大家可以說各委員會也只是一個政治上的表態，並無實質效果。從這角度來看，老實說，這些委員會的人數限制並沒有甚麼具體的政治影響，這點我是同意的。

第三件事，就整項修正案而言，今次我認為......該怎麼說，我不會說是不可理喻，但我不理解背後的動機，而我又不想猜測，就是關於衣着的限制。問題不單純在於我們是否尊重議會，本質上，議員的形象可以從選舉上反映，但現在選舉可能無法反映議員的形象，於是要從《議事規則》規定議員一定要打領帶或放袋巾在胸前，以示議員還有形象和專業的體面，是這樣嗎？不好意思也要說，在某程度上，那反而是自暴其短，對嗎？

代理主席，我整體上支持今次對《議事規則》的修訂建議。

首先，我支持對並無有效理由而缺席的議員施行財政處分的修訂，我認為這項修訂是十分合適的。雖然每位議員每天都日理萬機，很多時候會分身乏術，但我認為這不能作為缺席會議的藉口，因為出席會議是議員的職責所在，亦是對議員的最基本要求。

代理主席，這項修訂在某程度上亦可以防止議員透過刻意製造流會來擾亂議會、阻礙政府施政。

其次，我想說說就委員會的委員人數設定上限，以及規定議員最多可加入6個委員會的修訂。我留意到有些議員同事對此有保留，擔心有關修訂會限制議員的權利，我對此表示理解。不過，我的看法是，雖然有關修訂限制了委員會的委員人數，但並沒有限制非委員出席會議和參與討論的權利。我亦相信政府在回應委員與非委員的提問時，均會一視同仁，不會區分對待。而且鑒於第七屆立法會的議席將會由目前的70席增至90席，為了保障各事務委員會均能有效率地運作，我認為有關修訂是可以接受的。此外，對於議員出席立法會會議的衣飾、在立法會會議上展示物件等的修訂，我認為都是有助維護立法會的尊嚴和形象，因此我給予支持。我希望隨着《議事規則》不斷完善，立法會將來的運作會更暢順，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

代理主席，《議事規則》及《內務守則》於今年3月通過第—批修訂後，我會形容這次的第二批修訂很有歷史意義。下一屆立法會議員人數將會由現時的70位增加至90位，為了讓未來的議會更有效運作，因此在委員會的委員數目和分配機制方面作出一些調整。作為議事規則委員會的委員，對於今次的修訂內容，我會全部予以支持。今次發言主要是集中表達兩個修訂方向的意見，包括懲罰無故缺席會議的議員及要求議員穿着商務服飾出席會議。《基本法》第七十三條列明立法會行使的10項職權，雖然出席會議並不包括在這10項內，但正如剛才張華峰議員說，出席會議是議員的基本責任，我相信沒有人會有不同意見。而《基本法》第七十五條指明，舉行立法會會議的法定人數為不少於全體議員的半數。過往，由於反對派議員瘋狂點算法定人數，令立法會會議經常處於虛耗的狀態。就以上屆立法會為例，在2012-2016年間，點算法定人數有1,500次，因點算法定人數而耗用的時間是223小時，造成18次流會。本屆首數年的情況也不遑多讓。去年反對派議員總辭後，瘋狂點算人數的場面沒有再出現，而3月通過的第—批《議事規則》修訂雖有助改善濫點人數的情況，但接下來我們仍要確保會議能夠暢順進行，以及設定一些機制來懲罰議員無故缺席而導致流會的行為。根據新的修訂建議，如果因為法定人數不足而流會，沒有有效理由而不在席的議員將會受到財政處分，被扣除一天的議員薪酬。不過，若具備有效理由，包括出席與議會事務相關的職務訪問、患病、分娩及侍產等沒有爭議的理由則除外。

一天的議員薪酬罰款約3,000多港元，與流會的開支比較，根本微不足道，但罰款可以提醒議員開會的重要性，不能無故缺席會議。眼見立法會過往經常流會，相信公眾會對設立罰款機制投贊成票。接着我想討論另—項修訂，就是要求立法會議員須穿着商務衣飾。商務衣飾並非如剛才鄭松泰議員所說必須結領帶和戴袋巾，而是要維護立法會的尊嚴和形象。根據現時《議事規則》第42a條，議員出席立法會會議在衣飾及舉止上已要求保持莊重，但沒有具體條文闡釋甚麼是恰當衣飾。過往經常有議員因其個人考慮，穿着T恤或運動服開會，令莊嚴的議會慢慢變質。今次修訂《議事規則》第42a及43條，明文規定議員須穿着商務衣飾出席立法會會議，並載有—個負面的裝扮清單，例如不能穿着T恤、背心、牛仔褲及人字拖等。議員的裝扮規範其實在其他國家的議會均有類似要求，英國、加拿大、澳洲及新西蘭的議會，均有衣着守則的慣例及傳統。根據英國下議院發布的衣着指引，如果議員的衣着未能展現對議會的尊重，議員不可獲召喚發言，甚至可能被要求從會議廳退席。訂出較具體的着裝指引，規範出席立法會會議的合適衣飾，可防止會議廳變為議員隨意界定的出入場所，有助維護立法會的尊嚴及形象。代理主席，我希望通過這次《議事規則》的修訂，可令議會未來的工作更規範和具效率，以及重新建立立法會給予公眾的形象。

代理主席，我支持今次修訂《議事規則》的議案。

有人問為何《議事規則》會有這麼多漏洞？很簡單，現時的《議事規則》是承襲港英年代的立法局，當年的議員大多數是守規矩的君子，事實上當年亦沒有人膽敢這樣地反港英政府。所以，《議事規則》只用來防君子，不是用來防小人，不需要訂得太具體，有問題才由主席作裁決。回歸多年，反對派不斷鑽《議事規則》的空子，甚至歪曲《議事規則》，做了很多荒謬的事情，而且越來越激進，甚至癱瘓立法會，最後連"臭彈"也擲出來。發展到今時今日，我們唯有修改《議事規則》，把這些漏洞堵塞。代理主席，今天修改的各項規則，我也支持，包括議員出席會議時的衣着問題。全世界的議會開會的時候，官員和議員也會穿着莊重得體。這些是對場合的尊重，關乎議會的整體形象，其實不需要寫在《議事規則》也是基本的禮貌，大家應該知道怎樣做。但是，近年，議員的衣着真的很隨意，有些人可能為了表達其反叛精神或表達自己的階級立場，或是要引人注目，但這些行為多多少少會破壞議會的莊嚴，對議會及其他出席會議的人是極度不尊重的行為。既然有人不懂得尊重自己，現時唯有好像訂立校規般，寫明穿着的要求。另外，議會亦提出了具體的機制，限制日後事務委員會及法案委員會的人數及產生辦法。事實上，下一屆立法會將有90名議員，部分委員會要規限人數亦是無可奈何，而今次提出的建議有優點亦有缺點，但有關建議是大家商量出來的，所以值得支持。不過，我個人認為，有關機制落實時應該有些彈性，議員之間應該有些默契，可以作出協調，因為有些個別的議員是需要加入與其界別或主要工作有關係的事務委員會，例如財經事務委員會起碼有3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包括銀行業、金融服務業及保險業。如果有關的議員不能加入委員會，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如果金融界的陳振英議員和金融服務界的張華峰議員不是財經事務委員會的委員，這未必是一個最好的安排。此外，人力、工商、經濟發展、發展等事務委員會也有類似的情況。當然，每個事務委員會人數上限是20人，理論上應該有足夠的分配。可能有人認為我杞人憂天，但亦不可以完全排除會出現極端的情況。所以，我認為將來執行有關機制的時候，應該盡量協調相關的議員參加。立法會原本有很寬鬆的議事空間，但因為反對派不斷搞破壞，現時被迫要收緊《議事規則》。

我希望大家能夠珍惜現有的空間。如果繼續有人鑽空子、搞破壞，恐怕我們的空間只會越收越窄。

代理主席，這次是立法會近年對《議事規則》作出的第四輪修訂。首3輪修訂主要針對過去"攬炒派"無理"拉布"的行為，今天審議的新一輪修訂，部分亦是為了打擊"拉布"，但亦有多項建議具有前瞻性，更為主動積極，目的是配合已經完善的新選舉制度、重建立法會形象和尊嚴，以及進一步提升議會的議事質素和效率。對於上述原則，我是支持的，但不論《議事規則》如何改、寫得多麼完善，最重要的是議員真心誠意地遵守，懂得自律和自重，不要作出有損議員形象和議會尊嚴的行為。首先，有關為各類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人數設定上限，隨着下屆立法會增至90席，現時容許議員全無限制地加入不同委員會的做法，明顯是行不通的。過往有些委員會有接近60名議員參加，每人的發言時間隨時只有一兩分鐘，很難做到高效、高質的審議。不過，即使限制委員會人數，以及每位議員可以加入委員會的數目，如果已報名的議員不積極開會，每次坐幾分鐘，點了名便走，沒有聽取官員的解說、回覆及其他議員的提問，又不看文件，那麼不論該委員會的人數是多或少，其實亦無助提升議政的質素。對於議員的衣着規定，其實回歸前立法局是相當嚴謹的，連有領T恤都不准穿着。直至回歸後，因應不同因素而逐漸放寬，但慢慢放寬得似乎有點"亂籠"，短褲、印有標語的T恤都可以穿回來。至於在會議期間展示物品的規定，情況亦是一樣，道具的部分內容帶有侮辱性和涉嫌鼓吹違法行為，現在重新收緊有關規定，讓大家可以聚焦議員的發言內容和理據，而不是借標奇立異的衣着或道具博取曝光，我是絕對支持的。建議的議員衣飾規定僅適用於立法會大會及全體委員會，我認為其他正式和公開的委員會會議，亦應該對議員衣飾有一定的要求。議事規則委員會亦建議，若立法會因法定人數不足而流會，在沒有有效理由下缺席的議員會被處以罰款，對於這項原則，我沒有異議，但何謂在"有效理由"下缺席呢？我認為應包括之前以書面方式向主席請假，罰款建議當然有待政府修例落實。最後，我想說說這4輪修訂均沒有觸及的問題，就是法案委員會的審議程序。

我希望議事規則委員會將來可以探討有關問題，為法案審議工作設定一個合理時限。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家家有本難唸的經，如果香港的立法會不是演變至今天沒有文明、混亂一片，我想我們的議事規則委員會亦無須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修改《議事規則》。事實上，今次的修改是否對症下藥呢？我認為我們下藥之後，要給予大家一些時間觀察，因為我認為應該已差不多了。我參加議事規則委員會已經13年，當年是因為黃毓民擲出第一隻香蕉，接着越來越多議員以粗言穢語議政，以致大家覺得有需要檢討議事的文化。其實，所謂打開缺口，早自2004年，即"長毛"進入立法會穿T恤出席會議開始，當時的立法會主席容許議員穿T恤，自始情況一直變本加厲，我相信范太當年也沒有想過，今天會演變至有人帶臭蛋進入立法會。至於不出席會議是否需要罰款的問題，我記得我們一開始討論的時候，主要是針對那些行為不檢、一而再再而三受警告的議員，大家討論的時候也提出，可否扣減其工資呢？那時大家認為相當困難，但到了今天，我看到事在人為，其實是可以做到的。我個人認為，議員最重要的工作，是參與議事。

如果要作出那麼大的動作，例如將來弄至要釋法，我便認為沒有必要這樣做。因此，採用罰款的方式，即對議員施加罰款，我認為未嘗不可。我們以前也試過——當時代理主席也在席——就多至1,000項修正案的"拉布"，我們也是這樣協調，兩分鐘表決一次，其實經過協調，流會的情況一定會減少。

所以，我認為我們再審視《議事規則》的時候，應該留一點柔韌度，留一些空間，讓主席作出政治判斷。所謂衣飾的問題，本來《議事規則》第42條已經說得很清楚，我們本來就要衣裝端正和莊重，這句說話其實已說明一切，只是有人玩出火，其實那些衣裝打扮肯定不屬於莊重，但我們今天要"畫公仔畫出腸"。對於眾多修訂，我對這一項反而有點保留，因為我認為時代會轉變，衣飾也會轉變。因此，我希望日後的立法會主席能夠帶有空間審視議員衣飾的問題。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老生常談，他們當時要求點算法定人數，在很多發言中插言，在立法會會議上的舉止非常令人噁心，正如同事較早前說，展示很多物品完全是有侮辱性多於有文化、有高水平、在民主意識下一種和平而又理性的表達方式，實際上是以侮辱他人為主，搞破壞為實的一種表現。在2017年12月22日，正值聖誕的日子，我們還在這裏可以說是嚴陣以待，也害怕他們搞暴力的衝擊事件。

過了第一關後，到2021年3月26日，我們有鑒於郭榮鏗那些醜陋的行為，真的有辱家聲，是甚麼家聲呢？他作為法律界人士，也是法律界功能界別的代表，還是大律師的智慧和表現。實際上，當時我已經勸他很多次，但屢勸不爽。可能左耳也進不了，根本沒有"左耳入，右耳出"。

我不知他現在去了加拿大還是潛逃到哪裏，但他把選舉內會主席的問題一拖超過半年。當時，拖了一兩個星期，我已經跟各位同事說，我們必須果斷"斬纜"，但當時我們的同事仍然認為不用擔心，再看他如何表演。話音未落，過了春節；話音未落，又過了復活節；復活節過了，我們還未"復活"。

這次，2021年7月14日，我們討論反對濫用程序，"規程問題"、"規程問題"，這些聽到真的從內心震出來，那種震是甚麼呢？

"規程問題"，尤其是聲音全部都從那邊傳來，令我右耳的聽覺也有少許問題。另外，現在點算法定人數那種"噹噹噹"的催命鐘聲，這次未必完全可以解決，但有7項我完全認同，包括：不准胡亂插言；主席的決定是最終決定，不要再在這裏妨礙其他程序；衣着一定要得體；不能夠有任何舉止導致自己的聲望和形象受損等。

現在可能沒有了某些組織，它們很喜歡監察議員參加了哪些委員會及其出席率，但這方面都出現很多不公平的現象，而且很多時候建基於可能是表面的紀錄，又或是立法會根本沒有記錄議員在席的時間，故這方面可能比較表面化。我亦留意到有部分同事以往很喜歡在單張介紹自己在當屆參加了多少個委員會，一系列地列出來，但原來很多都"水分"較多，他們只是報了名參加而沒有出席或工作，這都是過往的普遍現象。

無立法效力的議員議案。周浩鼎議員動議的"啟動本港再工業化發展的新階段"議案。

本會會合併辯論議案及修正案。稍後我會先請周浩鼎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然後請吳永嘉議員發言，但他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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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請周浩鼎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主席，我今天就"啟動本港再工業化發展的新階段"提出議案辯論。我首先代表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感謝以下人士，包括工業界立法會議員吳永嘉、香港工業總會主席葉中賢博士、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鄧希煒教授、職業訓練局、生產力促進局及一批本地工業界的持份者，在過去一段時間給我很多寶貴的指導及意見，讓我能完成撰寫這份"香港再工業化"的研究建議書。建議書已於早前送遞給各位議員同事，讓大家參閱，亦歡迎大家指正。昨天亦舉行了記者招待會發布，這份報告亦已上載於我的Facebook專頁，如果公眾有興趣，歡迎下載這份"香港再工業化"的研究報告。主席，香港的經濟長期側重金融及地產，被批評為產業過分單一，經濟增長的動力亦不足。這些都是需要解決的問題。為了促進香港產業多元化、增加新的經濟增長空間，特別希望為青年人提供更多就業出路，我今天就"本港再工業化"提出議案辯論，主要是期望及促請政府能夠結合"十四五"規劃及創新科技大量投入的發展機遇，未來可以加大步伐，推動本港"工業4.0"的發展。主席，首先，我要強調，今天我們所說"工業4.0"的再工業化，絕對不是指要走回頭路，返回香港六七十年代勞動密集型的工業，並非指要做回那些勞動密集型的"穿膠花"工業或一些低附加值產品的製造業。我們今天所說的"工業4.0"，是要借助新的科技、智能生產線的使用，達致使用更少用地，透過一些新的科技及智能生產線，來生產高產量、高質量及高附加值的產品。"鬥便宜"是沒有出路的，現時所說的是要"鬥質素"。同時，透過今次的"工業4.0"，希望可以創造更多不同技術含量的職位及工種，包括一些認識科技使用的工種，為青年人創造更多就業崗位。民建聯認為，未來的香港"工業4.0"應該從兩個方向發展，雙線並行：第一，促進傳統工業智能化；第二，推動高新科技產品研發及生產，這兩個大方向作雙線發展。我先說傳統工業智能化。現時，香港仍然有不少傳統製造業是以香港作為基地的，但它們已經逐步邁向使用智能化生產線。當中包括食品加工製造業，一些香港的保健藥業，它們依然堅守在香港的陣地，而它們的產品其實都是大量外銷到海外，有很好的口碑，為香港的品牌建立一個很好的聲譽。我且以食品加工業作為其中一個例子向大家講述。本港現時合共有1,400多間企業從事食品加工業，僱用接近29,000名員工。2019年食品加工業的貿易出口總額高達538億港元，當中有四成七輸往內地。理由在於無論是內地或海外，他們均對香港產出的食品加工製品的食物安全標準有信心。食物安全標準是大家重視的，說的是高質量的體現。主席，環顧世界其他成功工業化的地區，例如以色列，當地在支援傳統工業升級、採用智能生產線均做得很好。舉例來說，以色列在2015年時曾做一次統計，有超過10,700間傳統製造業，是製作傳統皮革產品的，但以色列政府下決心撥資源、資金，供他們安裝智能生產線。結果，當局在很短時間內批出了1,300個申請，讓這些企業全部升級轉型，用新式的智能生產線，提高了產品的質量。主席，接下來我們就要提到，在"工業4.0"之中，如果要支援傳統工業智能化，應該有些甚麼措施呢？首先，我希望特區政府能為本地製造業佔本地生產總值設一個指標百分比。其實，設定指標百分比，可以幫助大家量度政策績效、成果。定有指標後，一旦做到了，看到達標了，整個社會就有信心，這亦可以幫助促進政策安排。另一方面，我們希望政府能夠提供更多工業用地。當然，現時看到將軍澳將會有一個先進製造業中心，預計明年落成。不過，我們認為還可以有更多選擇，包括在新界北的新田落馬洲發展樞紐已經預留57公頃作企業及科技用途。該處用地可以配合落馬洲河套區的高端製造業發展，亦可以支援一些傳統工業，讓他們把廠房遷到該處，安裝新式的智能生產線，再加上一些集中的物流、排污配套，就可以形成一個新的工業集群。這些也是我們走訪工業界代表提出的多項寶貴建議，我們希望透過今天的辯論，可以向局方反映。當然，新界北有一個好處就是毗鄰內地，這些物流的配套一定有利於香港的進展。

最後，由於時間所限，我簡單說出最後的建議。我們認為一定要加強宣傳，因為很多香港市民大眾對工業的印象仍然停留在六七十年代那種舊式勞動密集工業的觀感，他們對現時新式"工業4.0"智能生產沒有認知。我認為應該與職業訓練局加強宣傳，讓大家知道新型的工業究竟是甚麼一回事、使用的IT技術究竟是甚麼一回事、使用的技術工人究竟是甚麼一回事，有如德國、奧地利般，他們很重視技術人才，社會對此的認受亦很高。最後一點，香港有一些需要加強宣傳的點，原來現時已經有一些外國企業，包括一間意大利企業選擇在香港元朗設置廠房，安裝智能生產線，生產一些高端保安產品。這些應該加大力度多做宣傳，讓市民認知香港可以做到"工業4.0"的再工業化工作。我希望今天聽到更多議員同事的見解後，稍後再作補充。

主席，首先我要多謝周浩鼎議員，在本屆立法會即將煞科之際，有機會就"啟動本港再工業化發展的新階段"，提出這項極具意義的議案辯論。對於周浩鼎議員的原議案，我完全同意他的說法，而今次我之所以提出修正案，只不過希望由業界角度出發，補充幾點意見，供本會同事和政府官員進一步參詳，共同完善"再工業化"的政策措施。眾所周知，香港一直以國際金融中心及貿易航運樞紐見稱，近年亦積極發展創新科技產業，但由於過去10幾年香港的經濟增速緩慢，不僅四大支柱產業增長乏力，六大優勢產業的發展亦未見成熟。其中，純粹的創科產業所佔GDP的百分比，只是由2008年的0.7%提升至2019年的0.9%，這數字甚至比傳統製造業佔GDP的1.1%還要少。要維持香港的競爭優勢，政府—定要在創科方面奮起直追，適逢國家在今年3月公布的"十四五"規劃中，首次提出支持香港建設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各行各業必須善用科技以追上最新形勢。據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的研究發現，新加坡、台灣、韓國都在產業轉移的浪潮中保留相當可觀的製造業，佔經濟比重由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不等，並且在持續的科創投入中擺脫重資本重人力的傳統製造業，形成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高端製造業。反觀香港，製造業完全外流，經濟結構嚴重失衡。因此，有別於1960年代本港由農業經濟過渡至製造業，以及1990年代由製造業過渡至服務業，香港必須有第三次經濟轉型，而有關轉型相信離不開以"科技+工業"的方式重新振興製造業的發展，從而促進傳統產業智能化和升級轉型。以下我會就修正案提出的另外兩項建議，分享我的看法。關於"支援本港初創企業，促進研發成果商品化"，我認為政府要鼓勵香港的科研公司優先向本地企業推廣和轉移科研成果，以及透過提供誘因和協助，促進業界善用本土科技。以本地檢測認證業為例，政府要增加資源支援本地檢測認證業，配合"再工業化"及防控疫情；同時鼓勵本地院校、科研機構丶企業共建合作夥伴平台，提供人才庫和培訓更多檢測認證人才，以加強支援各行業品質檢測、驗貨和認證服務。再例如，創科需要一個氛圍，也要有人才和市場，才能商品化。2017年的施政報告提出："由政府帶頭改變採購方法，研究加入創新及科技為相關要求，不單以價低者得為考慮，藉此鼓勵本地科技創新。"但這麼多年已過去，政府在優化相關的採購政策及程序方面，進度仍然十分緩慢，以至有本地創科界人士忍不住大叫，如果連自己政府都不帶頭支持Made in Hong Kong的科研成果，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因此，政府必須雷厲風行，積極統籌及推動政府部門採購和應用本地初創企業及中小企的創科產品及方案，以及提供技術丶財政及場地支援，為本地初創企業及中小企創造更多商機。訂立以"官產學研"為本的科研創新體系，協助企業採用新的生產銷售方式和開發新產品，以及在灣區周邊城市建設"加工貿易園區"和建立俗稱"港資製造業基地"的創新產業園區，以降低企業發展工業4.0的成本，並發揮製造業"官產學研"的協同效應。主席，我謹此發言，支持原議案，亦希望大家支持我的修正案。

主席，首先感謝周浩鼎議員動議原議案和吳永嘉議員動議修正案。主席，近年來，工商界有不少意見認為，本港經濟結構過於單一，而再工業化有可能成為香港新的經濟增長點，特區政府亦在2017年4月宣布成立創新、科技及再工業化委員會，旨在以較高層次統籌推動本港的創科發展及再工業化事宜。我亦樂於看到，現屆特區政府採納了不少經民聯多年來就支援工商專業界提出的相關訴求及建議。當局在去年7月推出再工業化資助計劃，以配對形式資助生產商在香港設立新的智能生產線。同時，香港科技園公司正在將軍澳工業邨發展先進製造業中心，以及在元朗工業邨發展微電子中心，兩者均會在未來兩年落成，為智能生產和高端製造業提供合共超過14萬平方米的樓面面積。不過，對於推動本港的再工業化，配套政策措施仍然不足，步伐更須加快。主席，當務之急是盡快制訂長遠和清晰的宏觀工業政策，明確"工業4.0"的中、長遠發展策略。所謂"工業4.0"，主要是指工業過程的智能化，綜合運用雲端平台、物聯網和大數據，將智能電子系統與生產程序和物流鏈相結合，實現智能生產和綠色製造。當局應提供完善的綜合配套措施，包括提供稅務、技術、人才和市場等支援，吸引業界增加對科研資源的投放，擴大創科投資，完善移動互聯網，擴展區域數據中心，支援初創企業等，既促進傳統工業智能化和升級轉型，又發展以高新科技及智能生產為基礎的先進製造業。為了有效促進再工業化，我認為香港應具備廣闊的區域視野，積極參與區域合作。國家在今年3月公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當中一再提到要深入推進工業、建築、交通等領域低碳轉型，聚焦提高產業創新能力，深化研發設計、生產製造、經營管理、市場服務等環節的數字化應用等。同時，香港也應配合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擴大香港工業的發展空間。根據《深化粵港澳合作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粵港澳大灣區的合作目標之一，是構建科技、產業創新中心和先進製造業、現代服務業基地，而合作的重點領域則包括構建協同發展、綠色低碳的創新型現代產業體系。我認為，通過優勢互補，香港可以聚焦於發展一些自身具明顯競爭優勢的領域，同時促進大灣區內的人流、物流、資金流及信息流，並參與落實"十四五"規劃相關產業目標，推動科技成果商品化、商品產業化和產業國際化。此外，再工業化需要訓練有素的勞動人口。當局應根據人力資源的中長期需求，投放資源培育工業人才，優化職業專才教育，並鼓勵學生進修科學、科技、工程及數學相關科目。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周浩鼎議員的原議案和吳永嘉議員的修正案。

主席，今天十分感謝周浩鼎議員提出"啟動本港再工業化發展的新階段"議案。

當年，香港是四小龍之首，輕工業簡直冠絕全球，出口量非常大，轉眼間，這些輕工業因為人力等各方面的問題逐漸北移。但是，香港絕對可以發展其他工業。

我們有工業，所以每次當香港的經濟遇到危機時，無論是石油危機等，我們都靠甚麼？靠我們的工業走出去。現在疫情來了，這個時候大家反思，我們還能靠甚麼走出去？我們可以出去招客嗎？

主席，我在此發言支持周浩鼎議員提出"啟動本港再工業化發展的新階段"的議案辯論。從今次疫情看到再工業化非常重要，因為全世界也在搶口罩，大家還記得去年年初，即使有如廁紙般薄的口罩，也被炒賣至四五元一個，而質素好一點的，有些無良商家竟膽敢炒賣至10元一個。歸根究底，其中一個原因是香港本地沒有生產，所以工聯會也做了一個實驗，我們在沒有政府支持的情況下，自己找贊助、找材料、建工廠，自己口罩自己做，也是作為本地再工業化的一項實踐。在實踐之中，發覺的確不容易，即使只是製造一個看似十分簡單的口罩，但我們仍然必須做，因為有些事情急起來只能靠自己，其次是再工業化能夠為"打工仔"提供相當好的發展前景。當然，時移世易，我們的工業已經不能夠好像以前那樣，採取勞動密集型，一定要走知識產權、高科技路線。工聯會早前提出，政府要成立起動委員會，為重振經濟、改革產業和推動再工業化提出一個有系統的倡議和願景，以配合國家。我們國家是全世界第一大工業國，我們偉大的祖國擁有全世界最完整的工業體系，全世界所有工業體系也可在我們國家內找到。所以，在這樣的背景下，香港要再工業化，其實已有一定基礎，再加上我們有一個相當好的歷史傳統。

其中一樣是要有"拆牆鬆綁"的思維。政府在2016年已經提出再工業化的措施，其中我認為十分重要的一點，便是加強與院校合作。現時成立了應用科技研究院，但業內專家認為，應科院未能完全發揮職能，達到活化產業的功效。另一方面，也有意見認為，本地大學與應科院和產業之間的整合不是太好，我們投放於研發的GDP雖然逐漸增加，但轉化成為實業產業的比例，遠低於日本、韓國和我們的祖國內地。

這些學者、博士、教授認為學校裏的制度比較僵化，不利於他們一邊在大學授課，一邊在外面做研發。在這方面，希望能夠"拆牆鬆綁"，再配合應科院，令更多產業研究能夠落地。另一方面，便是要發揮本地的傳統優勢，包括在生物科技、食品、醫療用品，以及特別是精密機器的製作方面，我們是具有優勢的，因為樣板測試需要一些專精的人手，我們可以製成樣板，然後再到內地製作，從而帶動兩地經濟。最後，我們很希望政府在推動再工業化的時候，不要一邊推動，一邊拖後腿，例如最近我們也十分擔心，房委會將清拆4座工廈，當中的賠償和拆遷安排尚未解決，難道要那千多戶工廈的...... sorry，是超過2,000戶小企業倒閉嗎？

單純以香港房屋委員會工廠大廈的拆遷安排為例，完全不明白究竟一個工業生態應該要有甚麼政策配套。當然，我們知道，這並非與現時在席的局長相關的事項，可能與運輸及房屋局比較相關。我也有一項口頭質詢在下星期立法會會議提出，但單純以房委會工廠大廈的問題為例，這的確是與賠償及拆遷安置有關，但事實上，我們基本上要問一個根本的問題，即為何當它表示要拆遷4幢房委會工廠大廈時，相關用戶和租戶的反應這麼大。

只不過在過去數年，政府在政策上，在某年推出租金寬免措施，但這並不是恆常。最重要的是，在香港能否找到二三百呎面積的工廠大廈鋪位做工業。房委會工廠大廈一般面積不大，正因為不是很大，過去在香港多年來孕育出一些企業，這些企業不是微企，而是原子這麼小的企業，就是家族生意。現時繼承家族生意的人，可能在這些工廠大廈正在努力，這與我們現時所說的再工業化有何關係？關係到這邊廂清拆房委會工廠大廈，那邊廂在科學園興建二三百呎的小型單位讓人搞創科。

所以，我希望討論的是，我們的確可以抽空，說"十四五"規劃中，在整個大灣區，香港的角色是怎樣。只是小如一件事，就是房委會的工廠大廈都搞到"一鑊粥"的時候，你們說的全都是假大空。當然，我這樣說並非想回應行政長官，但問題是不好意思，過去一年的數字顯示，貿易順差的增長與香港沒有關係。

可以做甚麼才是問題。

主席，隨着創新科技的發展，再工業化已經成為世界各地重要的發展策略，而香港亦有需要透過再工業化，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我們工商界早在多年前已經提出再工業化的議題，並且認為政府需要制訂更全面、更靈活的再工業化政策，過程中亦需要部門之間的協調。國家"十四五"規劃及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為香港帶來無限機遇，其中"十四五"規劃提出"支持改造傳統製造業"及"發展壯大戰略性新興產業"，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亦提出"支持香港在優勢領域探索再工業化"。香港地處大灣區，緊靠珠三角這個世界級工廠，擁有全球採購及銷售網路，以及龐大的內地市場，這些也是香港再工業化的有利條件，所以我們一直認為，香港在再工業化方面是很有優勢的。我們希望政府在放眼發展高科技的同時，亦要肯定優勢傳統工業的價值。與此同時，我們亦期望政府繼續與業界、學界及研發機構合作，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完善各項推動創科及再工業化的工作。主席，要支持再工業化，離不開資金、人才、土地及法律等配套。在資金方面，政府在2020年推出再工業化資助計劃，以配對形式資助生產商在香港設立新智能生產線，但截至今年4月底，只有15宗申請。有些工商界朋友對我說，他們知道有這個計劃，但由於審批過程繁複，亦需要提交大量文件，他們實在沒有人力、物力及心力申請。我"做廠"出身，主席亦是"做廠"出身，我們也深深體會到再工業化的過程一點也不容易。政府需要為我們提供更多支援，要簡化行政程序，令工商界在申請資助的過程中，不會有這麼多條條框框的限制。至於人才方面，政府在2018年推出再工業化及科技培訓計劃，以配對形式資助本地企業人員接受科技培訓。這個計劃是好，但我們希望政府有更多措施，協助企業解決人才短缺的問題，同時亦希望當局優化優秀人才入境計劃及科技人才入境計劃，以協助工商界在全球科技人才爭奪戰中贏出。我們亦希望政府可以擴大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鼓勵企業為有志到大灣區開創事業的香港青年提供工作機會。事實上，香港擁有很多優秀的年輕人才，而大灣區坐擁世界頂尖的創新產業，大灣區青年就業計劃可以結合人才及產業，協助年輕人拓展眼界及事業。至於土地方面，當局需要檢討土地用途，支援有意在香港設立高增值生產線的企業，並促進它們的持續發展。與此同時，政府亦需要檢討影響有關投資的過時法例。主席，推動再工業化能夠為香港經濟帶來增長動力，創造優質的就業機會。我們期待亦期望政府做好準備，應對未來的經濟挑戰。但是，在此時此刻，我們最重要的是做好抗疫工作，大家一起接種疫苗，令本港的關口可以盡快通關，讓香港及大灣區兩地的經濟活動可以重啟。如果香港的經濟可以盡快復蘇，我相信我們在大灣區的發展是大有可為的。多謝主席。

主席，感謝周浩鼎議員今天提出"啟動本港再工業化發展的新階段"議案及吳永嘉議員的修正案，讓我們有機會討論香港製造業的未來方向。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要發展和壯大戰略性新興產業，為長期可持續發展打好堅實的基礎。這同時給香港解決本身產業結構問題帶來一些啟示。香港的產業發展經過多次轉型，由製造業為主的輕工業，改革開放後轉為前店後廠，再轉為以服務業為主的產業結構。近年，社會意識到香港的產業空心化，以及傳統服務業為主的經濟結構在新時代面臨多項挑戰，急需正視。目前香港四大支柱產業合共佔香港GDP約六成，其中旅遊業、貿易及物流業近年來均面臨着來自內地或周邊城市的挑戰。雖然特區政府於2009年提出發展香港六大具有競爭優勢的產業，包括醫療、教育、環保、創新科技、檢測認證服務及文創，但直至2019年，該六大產業合共佔GDP依然不足9%，可見發展速度緩慢。政府近年積極推動再工業化，推出多項不同的資助計劃。可是，從傳統產業轉向新興產業發展需要有政府的科創制度引領。政府必須有針對性識別在香港擁有發展潛力的新產業，然後制訂階段性目標，加強本地專業人才培訓及國際高端人才引進，並為這些產業發展提供多方面的支援，包括供應土地、建設產業集群、為企業減稅降費等。香港其實可以在兩方面加大力度。第一是發展適合自身情況的新興產業，例如結合人工智能與生物科技，發展"高精尖"的產業研發與製造。第二是促進新興產業與現有支柱產業融合發展，用先進技術提升現有產業的生產效率，進一步強化優勢。例如，生物科技是值得研究的行業。隨着生命科學技術不斷突破，對人口老齡化帶來的醫療壓力，以及延長壽命、控制傳染疾病傳播的關注有增無減。香港的生物科技產業本身已有較扎實的基礎，目前擁有超過250家從事生物科技的公司，各大專院校亦參與多項前瞻性的生物醫學研究。香港交易所亦於2018年允許尚未有盈利的生物科技企業在主板集資。未來可在基因研究、再生醫療、合成生物科技等領域繼續深耕。其次是人工智能。機械性、重複性工作由電腦完成，可緩解人力成本高企的壓力，而機器學習突破人類的判斷極限，在商業決策、投資決策等方面對人類進行補充。同時，可推進人工智能與傳統金融業、旅遊、貿易業融合發展。人工智能與金融產業融合發展，即金融科技，可為金融業提升效率，達到智能監控風險。人工智能與旅遊業融合發展，可以快速獲悉客戶偏好，簡化預訂過程，提供24小時無間斷智能客服。人工智能與貿易、物流業融合，可以預測消費者需求的變化，改進倉庫、物流管理。但是，假如香港未能設法將技術順利落地變成商品，說得再多也沒有用。政府應適時審視對科研機構的資助申請程序，改善手續繁複、審批時間長、標準"離地"的弊病。此外，香港應利用背靠內地的地理優勢，與內地產業優勢互補，利用廣闊的內地市場加快香港產品的商業化。主席，我支持周浩鼎議員的原議案及吳永嘉議員的修正案。

香港本地並無具規模的廢塑膠回收及再造行業。

如何持續發展這些行業是值得我們深思的。主席，在香港發展環保工業，最大的掣肘之一是土地問題。香港大型工業用地一直供不應求，阻礙業界投資高增值回收工業或引入新技術。政府在屯門有佔地20公頃的環保園，在2007年開始運作，以特惠價錢出租土地。據我了解，經過10多年，園區其實已經接近飽和，不少有意參與的企業只能望門興嘆。眾所周知，一間回收廠的投資十分龐大，成本不菲，政府可否提供更多地方發展環保園，供應更多土地讓業界發展呢？另一方面，政府不應該只談提供土地便作罷，政策配套和扶持亦十分重要。不少環保園內的租戶經營不容易，甚至未能達到承諾的回收處理量。當中的原因是，現時本地的回收系統仍未完善，回收成本相對較高，還有近年外圍市場價格逆轉等原因。

其實政府過去也有推出一些方法支援業界，其中一項是20億元的政府項目，即採購有關的服務。但是，據我了解，這方面做得不太好，最基本的是，政府可否帶頭做呢？

所以，就這方面，希望政府能思考。剛才很多同事也提及，政府的環保基金、回收基金過去成效不彰，亦值得反思，即我剛才提到手續太繁複。說來說法，很多時候，凡是推出措施時，我們也看見手續繁複，令很多從事環保工業的人士卻步。主席，討論再工業化時，我希望不單聚焦傳統工業，這些新興行業、環保行業是絕對具潛力的......

所以，我覺得香港的年輕人，特別是我們要吸引初創企業，令他們願意在香港生根，就不只是局長今天在回覆中說設有很多基金，撥了多少錢。其實，局方真的要告訴我們，現在有哪幾類的初創企業是結連哪幾類的科技，同時有否結合大學創科的成果。我們真的要有一個高瞻遠矚的委員會，協助這些人創業的成果在香港落地生根，這也是再工業化的一個新方向。主席，我謹此陳辭。

如果這件事出現，無論我們如何努力，自己的科研資源、人才、技術或知識都會備受影響，會狹窄很多，不能與外國的頂尖學府一起合作。

主席，在"黑暴"、新冠病毒疫症、大國博弈等因素夾擊下，香港自2019年第三季開始，經歷了連續6個季度的經濟收縮，是有紀錄以來最長的衰退期。在經濟陷入低谷的時候，更凸顯傳統支柱產業增長乏力、經濟結構過於單一的弊病。香港經濟要長久繁榮，必須推動多元經濟發展。事實上，再工業化對於配合香港發展創科、推動工業升級轉型、推動經濟多元化、培植經濟新增長點、創造高端就業等，都有很大潛力。不過，要讓再工業化成為突破經濟增長瓶頸的助力，關鍵在於要有具策略性的政策及措施。當局近年在基建、人才、科研等方面落實不少支援政策，而這些政策的確取得了一定成就，但與發揮我剛才談及的潛力，仍有很大距離。要知道這項議案所提出"啟動"再工業化的"新階段"，政府當局必須以新思維、跟上新形勢作出改變。由於時間關係，我只能談及數個關注點。首先，要成功推動再工業化，政府必須拿出應有的決心，推出更全面的支援，協助再工業化有真正的發展。香港中華總商會之前曾經提出，當局應為企業增聘海內外科研人才提供資金補貼，以及進一步提升中小企研發開支免稅上限等。除了營造友善的創科氛圍，當局亦應該在重振製造業方面多下工夫，例如引入稅務、勞力供應、政府優先採購等便利措施，以增加企業投資製造業的誘因。主席，要將再工業化推進至"新階段"，不但要有更宏觀遠大的眼光，並宜制訂標準，利用數據量化和跟進再工業化的發展狀況，對本地經濟作出貢獻。不過，局方早前回應議員要求訂定製造業在本地生產總值所佔份額為目標時，只表示已把相關的績效指標訂定為"扭轉其下降趨勢"。這個說法顯示當局在推動再工業化這個議題上相當被動，並且欠缺氣魄和視野，我期望不久將來能夠有一套更全面和客觀的指標出台，成為鞭策當局推動再工業化發展的動力。另外，更重要的是，特區政府應積極把握大灣區的資源優勢和機遇，以建基於大灣區創科產業鏈合作發展的新思維，審視和調整現時只着眼於純粹在本地推動再工業化的方針。就此，當局應該探討容許企業研發開支扣稅安排適用於企業在內地進行的研發項目。同時利用自身在法治、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的優勢，為基礎科研、中游轉化提供出路，推動再工業化。科技發展與經濟自由化是一把雙刃劍，雖然能夠帶動商機，但亦使地區之間的競爭越趨激烈。當局必須急起直追，審時度勢，不斷思考如何讓再工業化的步伐走得更快更穩，為香港的經濟注入新的增長動力。主席，我支持原議案及修正案。

沒有了製造業，特別是沒有了先進的生產後，對經濟有甚麼影響？青年可以選擇的工種狹窄了很多，很多人入讀大學時選修的科目也與服務業有關，例如商科、專業、法律、會計、酒店等服務性行業。青年人可以選擇的工種大幅減少，我甚至知道有些數、理、化成績優秀的同學成為了記者。第二，一些與先進生產機械工程有關的技能和興趣在社會上流失，令到現時例如港機工程經常聘請不到人手，因為青年人已經對這些用手生產的工作失去興趣。我們經常聽到港機工程聘請不到人手，甚至較低層次的電梯、冷氣維修也聘請不到人手，令到香港社會勞工的所謂skill set狹窄了很多，香港變成只是服務業的經濟，流失了很多技能及職位。這種情況曾在日本出現，被稱為日本工業的"空洞化"，因為其製造業同樣追求廉價勞工和土地，遷離了日本。美國現時知道出現了嚴重的問題，特別是發覺半導體生產已完全遷移到亞洲的台灣及韓國，所以要急起直追。我當然支持香港再工業化，但我想指出，過往香港在工業的成就不單靠政府支持，而是市場的推動。如果政府支持，不論是誰提出要有財政或資源上的支持，我覺得資源一定要用得到位。

主席，融入國家"十四五"規劃發展大局，配合國家"雙循環"的戰略性經濟發展，是香港未來必走之路。我會支持周浩鼎議員的議案及吳永嘉議員的修正案。

我很希望今天"啟動本港再工業化發展的新階段"議案，可以讓大家有機會就再工業化及推動香港經濟復蘇，向政府出謀獻策。主席，雖然綱要提到，香港服務業需向高端、高增值方向發展，但其實除了服務業，包括製造業在內的傳統工業，同時需要升級轉型。前特首梁振英在2016年施政報告中首次提出香港"再工業化"，特區政府雖已透過創新及科技局、香港科學園及生產力促進局等機構，分別以直接資助、技術支援及租務減免等方式，推動數以千計的再工業化項目，但在香港GDP中，工業佔的比率仍少於1%，比較之下，新加坡、南韓及台灣的工業佔有比率已超過20%。香港再工業化這幾年以來的效率可說是大落後，政府必須急起直追，想想有何方法幫助工業發展。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數據，在2013年至2019年間，本地生產企業數量由9,358間減少至7,251間，相關就業人數亦由10萬人減少至88,000人，只佔全港總就業人口的2.3%。另外，製造業近年的長期增長只佔GDP的1.1%。以2020年為例，全年35,000億元的出口總額當中，"香港製造"產品總值跌至近年低位，只有421億元，相比2012年，"香港製造"產品總值達588億元，足足減少了兩成八。香港廠商會曾於2016年提出，鑒於"食品、飲品及煙草製品"是香港輕工製造業"龍頭"，政府應仿效韓國建立食品產業園，進一步塑造"香港製造"的地域品牌形象，從而加強競爭力。不過，我們看到這幾年，對於食品、飲品製造，政府好像沒有落力幫助有關工業的發展。那麼現時創新及科技基金的撥款是否真的有效呢？看看政府統計處的數據，2017年本港製造業中佔份額最多的就是剛才提到的"食品、飲品及煙草製品"，佔31.9%，而"電器、電子及光學製品"只佔3.9%。雖然"電器、電子及光學製品"在製造業中佔份額較少，但根據創科局的資料，截至2019年10月底，在創新及科技基金的撥款中，"電氣及電子"相關業務獲得大比重的撥款，佔31.56%，金額達至37億元。

主席，不少工業界人士認為，政府推動的再工業化政策仍有所不足，所以周浩鼎議員今天提出"啟動本港再工業化發展的新階段"議案，我認為還是有點早，因為當局之前想做的工作仍未做足。我們認為當局只是投資在高端製造業，忽略了一些傳統工業，未能有效、到位、針對性地處理一些工業的升級轉型，包括如何利用高科技幫助傳統工業升級轉型。所以，我希望政府利用大數據，多與業界分析並了解他們的需要，協助各個工業不同界別做好再工業化，這便能有利香港的整體發展，令香港產品可以"國家化"，令國家產品走出國際，成為大家的平台。

富貴後再退下來做工業其實十分困難，怎樣做呢？

所以，人是很難走回頭路的，由儉入富易，但由富貴回到窮困日子，要慳儉則十分困難。香港現在是怎樣呢？

一切事情無須複雜。我經常批評香港最討厭的是甚麼呢？

由1978年開始，把深圳推平了便行，達到"三通一平"。

主席，首先，我特別感謝吳永嘉議員提出很好的修正案，有很好的補充意見。我特別留意到他提及需要培訓檢測認證的人才。其實，"官產學研"缺一不可，在創新科技的研發方面，容許我補充一些意見，就是成果商品化是相當需要做的，因為只有將成果商品化，才更能讓全世界知道我們真的將科研產品落實到位。成果商品化的其中一個方式，我留意到吳永嘉議員剛才也特別提到，政府其實可以帶頭採購一些本地研發的初創產品，這一點是相當重要。我在這裏亦做一些補充，關於創新科技研發的產品的將來路向的安排，我留意到今天很多同事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見，當中亦包含了這個觀點，就是香港一定要運用到與內地之間的一個協作，特別是大灣區其他城市跟我們的一些分工協作。意思是說，如果我們有一些初創的研發產品......

主席，我只是說，對於跟內地的分工，應該要做好相關的協作。特別是香港有一種說法，坊間的說法是一些測試或一些小規模的生產在香港進行，大量的量產可能在珠三角一些其他城市進行，這一亦是我們可以考慮的方向。總的來說，我希望大家能夠支持這項議案，亦支持吳永嘉議員提出的修正案。

主席，我感謝16位議員就今天的議案提出寶貴的意見。創新及科技局局長稍後會就再工業化的政策發言。我在此希望就政府如何支援中小企方面作概括的回應。工業對香港的貢獻毋庸置疑。現今市場的競爭十分激烈，所以政府一直非常重視對工業，尤其是對中小企的支援。無論這些中小企來自甚麼行業，包括議員剛才提到的食品、環保，以至時裝等，我們都很希望幫助中小企，藉着提升它們的競爭力和進行升級轉型，應對市場急速變化的挑戰。當中，廣受業界歡迎的BUD專項基金及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資助了不少企業拓展內地及海外市場。在本屆政府任內，對這兩項基金合共注資了70億元，並作出了多輪優化，成績亦有一定成效。例如在BUD專項基金方面，截至今年6月底，我們已為製造業批出超過8億5,000萬元的資助，支援他們在內地及東南亞國家聯盟市場建立品牌及宣傳推廣、技術升級，以至設立生產線；而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方面，截至今年6月底，我們亦已為製造業批出超過11萬宗申請，涉及超過17億元的資助。由此可見，很多企業都能受惠於剛才所說的兩項資助計劃。除了為本港企業提供財政支援外，我們亦為中小企提供有用的資訊。我們在2019年整合了4個中小企服務中心，即工業貿易署轄下的"中小企業支援與諮詢中心"、香港貿易發展局的"中小企服務中心"、香港生產力促進局的"中小企一站通"，以及香港科技園公司的TecONE，並透過這4個中心舉辦研討會，邀請專家就不同的貿易主題向企業傳遞最新的有用資訊。例如，電子商貿因疫情關係成為現今貿易趨勢，我們便透過剛才所說的4個服務中心舉辦以"電子商貿與跨境物流"及"營銷新方向─內地社交媒體"等為題的研討會；而有意開拓內地及東盟市場的企業，亦可受惠於講解不同市場機遇的研討會。工貿署亦會發出通告，讓業界了解其他地區有關貿易法規的改變，特別是針對港產貨品或影響香港外貿利益的貿易措施。剛才我留意到有議員敦促政府要提升視野，加強區域合作。在開拓市場方面，我們一直致力與不同的經濟體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其中，特區政府正積極與相關經濟體聯繫，希望爭取早日加入RCEP。RCEP是全球最大的自貿協定，佔全球人口大概三成，佔全球GDP總和的三分之一。在保護主義抬頭的全球形勢下，RCEP的簽署和實施將有助促進區域經貿合作，並為疫後經濟復蘇提供重要動力。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已去信各成員經濟體，並且表明香港加入RCEP的意願，並已得到正面回應，表示香港可在RCEP生效後循相關條款加入。加入RCEP將會強化香港與成員經濟體——尤其是東盟地區——的經貿與投資聯繫，促進香港融入區域產業鏈。代理主席、各位議員，總的來說，商經局會因應市場的需要，繼續為工業界及中小企提供適切的支援。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我現在請吳永嘉議員動議修正案。
代理主席，我動議我的修正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吳永嘉議員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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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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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我相信今天很多同事的發言，大家都似乎認為，對於香港的"工業4.0"的再工業化是有信心的，大家都認為再工業化是做得到，也做得好的，所以，關鍵是請政府真的把現有措施再加把勁。GDP方面，我們說了，製造業佔我們本地生產總值的百分比指標，希望你能設一個指標，鞭策政府做好這方面的工作。希望大家都支持我今天提出的議案。謹此陳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周浩鼎議員動議的議案，經吳永嘉議員修正後，予以通過。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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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經修正的議案獲得通過。

如果一直未能形成共識，落實解決辦法，不斷拖拉，最後損害的是老百姓的利益。立法會"拉布"阻撓問題現已大致解決，特區政府再沒有理由不更有效率地解決香港的住屋問題。作為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的立法會代表，我一向十分關注香港的土地房屋問題。我在上屆議會提出的首項議員議案，正是關於居住問題，要求政府訂定"人均居住面積"及"住屋開支佔家庭入息比例"目標。很可惜，當時主理房屋政策的官員並沒有採納我的建議，據悉是因為房屋供應量不足，政府唯一有做的便是其後在人口普查首次開始統計港人的人均居住面積。對於官員的有關理由，我絕不認同。要有效解決問題，一定要有目標和指標，政府各部門才能朝着既定目標及時間表，多管齊下，覓地建屋。如果做不到便要解釋，甚至問責，否則部分官員及部門可能會慢慢做、"hea"着做，希望政府會向市民交代每年計劃提供的房屋單位。很失望，在我的議案通過8年後的今天，香港房屋供應不止在量方面仍然短缺，很多市民更越住越細、越住越貴，樓價比2013年上升了接近六成，"納米樓"和"劏房"問題越趨普遍。不少家庭要花上過半收入用作供樓或交租，不但影響生活質素，加劇貧富差距，亦令社會怨氣不斷增加，引申不少社會、政治以至管治的問題。有鑒於此，我今天再次提出議案，促請政府全面改革香港的房屋政策，切實解決市民住屋問題。代理主席，我第一項建議，仍然是要求政府制訂"人均居住面積"指標，讓港人"住大啲、住鬆啲"。《長遠房屋策略》只講單位數量，不講面積大小，間接助長房屋單位"納米化"。現時出租公屋規定人均室內面積不少於7.5平方米，即約81平方呎，但對於私樓，政府並沒有訂定有關標準。近年，有些"納米樓"的實用面積只得100多平方呎，但往往不是一個人住。"劏房"情況便更差，數十平方呎的單位隨時住上一家四口，連基本的生活空間也不夠。根據2016年的中期人口普查，香港人均居住面積只有161平方呎，新加坡是323平方呎，恰好是香港的兩倍，但新加坡總陸地面積只有香港六成半。這反映香港房屋問題不單純是因為沒有地，而是因為政策不到位，政府對港人的居住環境及質素缺乏目標所致。我的第二項建議，亦是重複8年前的訴求，制訂"住屋開支佔家庭入息比例"指標。現屆政府採納了我的建議，將資助出售房屋的售價改為與市民入息掛鈎，但對於私樓樓價及租金應佔住戶入息的比率，政府則全無政策目標。每隔一段時間就有調查指出，香港的樓價或住屋開支冠絕全球，根據最新的推算，香港人要不吃不喝21年才買到樓。代理主席也知道，政府的樓市"辣招"首次於2010年推出，之後多次"加辣"，至今已經11年，臨時措施彷彿已變成永久政策，但其間樓價卻繼績上升，令不少中產階層及專業人士都無法"上車"、供不起樓或變成"樓奴"。部分青年人更對置業感到絕望，影響他們向上流的動力及對香港的歸屬感。雖然政府有提供售價較低的資助出售房屋，協助中低收入家庭置業，種類方面亦較以前多元化，除了居屋，還有綠置居及首置盤，但數量供不應求。另外，相關抽籤制度，有不少人覺得不公平，有些運氣欠佳的人，抽十次八次也抽不中，希望變成失望，失望變成絕望。部分中產家庭亦不合資格申請，但礙於現時置業按揭成數低，給不起首期，買不起私樓。我的第三項建議，就是優化置業階梯，包括改革資助出售房屋的抽籤制度，給那些多次抽籤失利的申請者有較高的中籤機會，希望政府認真考慮。第四項建議是檢討公屋富戶及寬敞戶政策，這兩類租戶都是公屋政策的受惠者。前者是因為家庭收入增加，例如子女長大後出來工作，因而變成富戶。後者往往亦是因為子女成家立室，有能力置業或自己租樓住，令父母變成寬敞戶。他們理應將公屋單位交還或遷往較小的單位，以善用珍貴的公屋資源，讓更有需要、居住環境更差的家庭入住。然而，香港房屋委員會過去成功收回的富戶單位少之又少，收回寬敞戶的單位更是絕無僅有，有必要盡快檢討，胡蘿蔔與棒子並用，加快收回或調遷的程序。亦有人認為公營出租房屋不應該只有一種，建議引入租金水平相對較高、但低於私樓的資助出租房屋，讓那些買不起、租不起私樓，但收入高於現時輪候公屋標準的家庭租住，希望政府可以進行研究。第五項建議是積極應對人口及樓宇老化的問題，鼓勵居家安老及長幼共融，以新思維加快舊區重建。我在2015年聯同不同界別的專家，成立長者適切居所及相關配套研究工作小組，就促進私人房屋發展提供長者適切居所，提出了多項建議，包括修訂現行的規劃標準及多項法規，但至今仍未見政府跟進。香港的"雙老化"問題將隨着時間越趨嚴重，希望政府能夠果斷、有效處理。最後一項建議是重組負責房屋、土地、運輸及環保的政府架構，加強政府作為"促進者"的角色，以提升覓地建屋及審批發展項目的效率。特首曾說過，會就有關土地房屋發展的政策、法規及公眾參與程序進行全面檢視，希望加快覓地建屋的速度。由統一的政策局負責有關檢討及修例工作，肯定比現時由兩個、甚至三個政策局分開去做，事半功倍。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懇請議員支持我的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謝偉銓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代理主席，我非常感謝謝偉銓議員提出這項議案，即要解決住屋問題，必須改革房屋政策，而要改革房屋政策，便首先要由《長遠房屋策略》開始說起。為應對房屋問題，上屆特區政府在2013年着手制訂新一份《長策》。可惜《長策》只提及房屋政策的願景，即"協助香港所有家庭安居，讓他們可以入住適切而可負擔的居所"，以及"供應主導"和"靈活變通"的策略，但翻看整份《長策》，竟然沒有提及政策目標。其實，在2013年及2017年兩屆政府開始時，兩屆特首的施政報告都分別就房屋政策提出了政策目標或房屋政策元素。例如2013年的施政報告提到，房屋政策的目標是"協助基層市民'上樓'"、"鼓勵自置居所"等；而今屆特首林鄭月娥亦在2017年的施政報告提到，"以置業為主導，為不同收入的家庭重燃置業希望"、在"《長策》的基礎上，加大增加房屋單位方面的努力"等。不過，以上我所引述的政策目標和元素，從來都沒有列入《長策》內，但《長策》涉及10年或以上的房屋大略，理論上是房屋政策的最重要和主要的元素和政策文件，但文件只有"供應量目標"，卻完全沒有列入任何一屆政府的政策目標。代理主席，既然要改革，便不可能沒有目標，而我認為沒有清晰的政策目標，所謂的房屋政策就"同鹹魚無分別"，會令整個房屋政策及相關的措施失去方向，反而令為政者容易"漏招"或"走數"。另一方面，缺乏清晰的政策目標亦會令社會難以掌握及理解政府的房策，影響市民對政策的信心，甚至懷疑政府的施政能力。代理主席，以原議案提出要"住大啲、住鬆啲"為例，要"住大啲"便要制訂人均居住面積這個政策目標的配合，但這個政策目標並沒有寫入《長策》，沒有一個政策的"載體"，結果便變成"你有你講"，《長策》有《長策》做。最後，10年過去後，《長策》可能達標，但香港人的人均居住面積繼續"一呎都無多到"。代理主席，我再舉另一個例子——"三年上樓"。代理主席，你很清楚"三年上樓"可謂是社會的普遍共識，當局亦多次強調沒有放棄這個目標，但《長策》內竟然從來沒有"三年上樓"的目標，結果是即使陳帆局長說已找到31萬個單位的土地，即《長策》目標做到了，也不敢說可以兌現"三年上樓"這個承諾。代理主席，我們搞《長策》，局長日日"跑數"，又為了甚麼呢？所以，我今天提出的修正案，特別加入了一個項目，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修訂，亦希望同事能夠支持這項修訂，就是要求政府明確《長策》的政策目標，而我認為要解決居住問題，起碼要設立以下幾個政策目標及方向，這亦是我一直以來在不同場合、在議會內外提出的。

多謝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我也感謝謝偉銓議員提出有關"改革房屋政策，解決住屋問題"的議案，而柯創盛議員所提出的修正案，雖然我和他是個別提出修正案，但其實內容有異曲同工之妙，而且方向亦是一致的，目標都是要把"三年上樓"這個已經距離我們越來越遠的願景拉下來，實實際際返回現實，能夠做到"三年上樓"的目標。代理主席，由於時間有限，我直接進入我提出的修正案的4點加以闡述，與謝偉銓議員的內容沒有任何抵觸，是完全一致的，但希望能夠做到一點精益求精，或者畫龍點睛的效果。首先，在私人住宅方面，我主要建議在賣地條款中訂定單位的最小面積和興建的數量，即是"限呎樓"，從而變相限制興建"納米單位"的趨勢。事實上，香港的樓價不斷上升，已經與市民的工資和收入出現極大的落差，而發展商為了令市民能夠"上車"，於是以削足就履的方法，將價就貨，把單位變小，甚至興建一些可能只是較車位大一點的所謂"龍床盤"。在2019年和2020年落成的私樓中，實用面積小於20平方米的"納米單位"分別有982個和799個，佔私樓總供應約4至7個百分點。私樓"劏房化"的問題不單影響市民的生活空間和居住環境，而且亦與香港作為宜居城市極為背道而馳。又以與香港差不多大的新加坡作比較，香港的私人住宅人均居住面積大約是150平方呎，但新加坡則有300平方呎，因此，我認為這種"納米樓"的不良現象是有需要處理的，否則，"越住越細，越住越貴"只會令市民的不滿增加。在資助房屋方面，我建議政府要徹底分割市場，即是把私人市場和資助房屋的市場分開，從而集中資源協助夾心階層獲得居所。事實上，現時的建屋比例為7：3，是考慮到公營房屋的需要佔多，但如果新建的七成公營單位中，原來每年都有四五千個單位將來會變成私樓，因為補地價之後便會在公開市場上銷售，這樣7：3的比例其實是形同虛設。事實上，政府早前回覆質詢時指出，每年大約有700至900個資助房屋單位在完成補地價手續後等同私樓。雖然數目不是特別多，但這種趨勢和轉變會令在自由市場流通的單位不可能在居屋二手市場中轉售，因為已經售出，因而減少了有需要的家庭承接的機會和空間。

代理主席，我感謝謝偉銓議員今天提出的議案，以及柯創盛議員及郭偉强議員提出的修正案。議案涉及房屋政策範疇多方面的議題。容許我就議案提出的主要意見先作綜合回應，稍後在聽取各位議員的意見後，我和謝副局長及廖副局長會再就修正案和議員的意見作出回應。房屋一直是香港社會最關心、亦是最具挑戰的問題之一。我們明白，房屋供求失衡、樓價租金高企、公屋輪候時間上升等，都是廣大市民所關注的切身問題。土地及房屋政策一直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們一直以最大的決心，積極覓地建屋，豐富房屋階梯，盡力協助基層家庭，讓他們可以入住適切而可負擔的居所。同時，我們亦施行各項政策措施，提升市民的居住環境和生活質素。政府公營房屋政策的理念，是為有住屋需要的低收入家庭提供適切、可負擔的公共租住房屋，並透過推出資助出售單位回應中低收入家庭的置業訴求。去年年底，政府公布已覓得330公頃土地興建316,000個公營房屋單位，可以滿足未來10年約301,000個公營房屋單位的需求，這個結果無疑對長遠實現公營房屋願景有莫大幫助，但我們不會輕視發展有關土地以至建造過程的挑戰。我們不會鬆懈，政府各有關政策局和部門，以及香港房屋委員會會全力以赴。議案提出積極應對人口老化問題，鼓勵居家安老和長幼共融。我們在努力覓地建屋的同時，亦一直盡力照顧公共屋邨居民的生活需要，提升他們的生活質素。事實上，為了照顧長者家庭的住屋需要，現行公營房屋政策有不少優先措施。在編配公屋方面，房委會設有多項長者申請者優先資格的租住公屋計劃。單身長者可申請高齡單身人士優先配屋計劃；與家人同住的長者可選擇以一般家庭身份申請天倫樂優先配屋計劃。購買資助出售單位方面，資助出售單位的銷售計劃中亦設有家有長者優先選樓計劃。我們一直不遺餘力在公共屋邨締造長者友善社區。現時新建屋邨均採用通用設計，設有無障礙設施，方便長者及輪椅使用者。舊屋邨方面，房委會一直免費為長者租戶進行所需的調適或改裝工程。在有需要時，我們會徵詢物理治療師甚或醫生的意見為長者提供適切的支援。我們知道社會上有意見希望透過重建高樓齡屋邨，改善公屋現有住戶的居住環境，以及增加公營房屋供應。房委會一直按4個基本原則考慮，即樓宇的結構狀況、修葺工程的成本效益、重建屋邨附近是否有合適的遷置資源，以及原址重建的潛力，就實際情况謹慎考慮是否重建個別公共屋邨。不過，我們希望大家理解，在重建公共屋邨的過程，房委會需要在擬重建的屋邨附近覓地興建新單位，然後將現居於舊屋邨的住戶遷入新興建的公屋單位，跟着將騰空出來的舊屋邨清拆，再在原址興建新公屋；整個過程一般需時10年或以上。雖然整個項目可以帶來額外單位，但為了安置受重建影響的公屋居民，重建初期所建的單位需用作安置之用，因此可供編配予公屋申請者的單位數量會即時減少，無可避免地延長等待"上樓"家庭的輪候時間；而額外的單位只會在項目的後期才能提供。我們明白長遠而言，個別公共屋邨是有重建的需要；但公屋輪候者對住屋的需求迫切，亦不容忽視。我們知道現時有大概11萬戶家庭住在"劏房"，因此，我們需要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有序地規劃重建個別屋邨，以免令公屋供應緊張的情況惡化。除了覓地建屋，提升市民的居住環境和生活質素外，我們亦深明確保珍貴的公屋資源用得其所的重要。就富戶政策而言，為了將公屋更聚焦地分配給住屋需要較迫切的人士，房委會於2017年實施經修訂的富戶政策，若公屋住戶的家庭入息超過現行公屋入息限額5倍，或家庭總資產淨值超過現行公屋入息限額100倍，便需要遷離他的公屋單位；在香港擁有住宅物業的公屋住戶，不論他的家庭入息或資產水平為何，都需要遷離其公屋單位。現時的安排可以有效地將有限的公屋資源用於有真正需要的人士及家庭。在現行富戶政策下，在香港並無擁有住宅物業，但家庭入息超過現行公屋入息限額2倍但不高於3倍的住戶，須繳交倍半淨租金另加差餉；家庭入息超越現行公屋入息限額3倍但不高於5倍的住戶，則須繳交雙倍淨租金另加差餉。我們相信這已是平衡了大家訴求的一個安排。寬敞戶政策方面，房委會一直透過要求居住面積超出標準的寬敞戶遷往其他合適的公屋單位，收回較大的單位，以重新編配予人數較多的輪候公屋家庭或擠迫戶。過去5年，房委會平均每年處理約2,200宗個案。除此以外，房委會亦於2019年12月推出措施，讓所有家庭成員均年滿70歲的全長者寬敞戶，如他們選擇調遷至面積較小的公屋單位後，可享有終身租金全免。截至上月底，房委會共批出約390宗申請，當中86戶已接受編配。我們相信以上的政策，是切合社會對確保公屋資源得以有效運用的期望。除了將公屋資源聚焦分配予有需要的人士，將公屋租金定於租戶可負擔的水平同樣重要，亦是我們一貫的政策。《房屋條例》訂明，房委會需要按照法定機制每兩年檢討公屋租金一次，並需要按該次租金檢討中收入指數的變動結果調整公屋租金。上調租金設有10%的"封頂"安排，下調租金時則不設下限。另外，《房屋條例》亦訂明，房委會可按其認為適合的期間，減免租戶的租金。上述機制一方面為房委會提供客觀的基礎，以租戶的負擔能力決定何時應調整公屋租金及調整的幅度，另一方面亦給房委會足夠彈性，適時對居民多加協助。因應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對整體社會經濟造成衝擊，以至對公屋租戶所帶來的影響，在平衡公屋租戶的負擔能力，以及房委會的財務健康和可持續發展後，房委會在去年7月調整公屋租金時，亦通過為公屋租戶在去年9月及今年9月提供租金寬免。正如我剛才所說，除了為低收入家庭提供可以負擔的租住房屋外，透過推出資助出售單位回應中低收入家庭的置業訴求亦是房屋政策的重要一環。有關的定價政策和選樓優次亦為市民所關注。我希望在此簡單闡述現行的政策和理念。

房委會於2018年恆常化綠表置居計劃時亦決定，綠置居單位的折扣率會較上一次居屋銷售計劃的折扣率高10%。

除了讓資助出售單位的定價為買家所能負擔，我們亦要確保較有置業需要的申請者，可以在選樓時享有較高優次，達致有效運用房屋資源。就此，房委會於每個銷售計劃開售前，制訂相關銷售細節，包括不同類別申請者的選樓優次。以房委會於今年3月通過的綠置居2020-2021銷售安排為例，申請者的選樓優次依次為：受房委會已公布清拆計劃影響的家庭申請者、家有長者優先選樓計劃的家庭申請者、其他家庭申請者、受房委會已公布清拆計劃影響的一人申請者，最後為一人申請者。現時的選樓優次，在公營房屋供應仍然緊絀的情況下，大致能平衡各方期望。當然，我們希望日後土地供應足夠的時候，我們可以滿足所有輪候申請人的期望。另外，我亦希望藉此機會，分享公營房屋發展項目所應用的新科技。因應2017年施政報告建議引入"組裝合成"建築法，房委會從技術角度，積極探討把"組裝合成"建築法應用於公營房屋項目的可行性，希望透過新技術，"因地制宜"加快建築流程及提升效率。房委會已選定東涌第99區一幢12層高的住宅大廈為應用"組裝合成"建築法的先導項目。項目將於今年內開展，預期在2024年完成。房委會亦會將德田街一幢33層高的住宅大廈，以及安達臣道石礦場兩幢28層高及另外一幢17層高的住宅大廈作為下一輪採用"組裝合成"建築法的項目，以制訂"組裝合成"建築法適用於不同工地限制下的解決方案。房委會會繼續積極選取更多適合採用"組裝合成"建築法的項目，務求充分利用技術發展的優勢，為有需要的市民興建適切的居所。代理主席，就私營房屋方面，政府一直致力維持私人住宅物業市場的健康發展。除積極開拓土地，加快土地平整以至基礎建設，增加土地及房屋供應外，政府亦運用需求管理措施以穩定住宅樓市，包括額外印花稅、買家印花稅及新住宅印花稅。政府會一如既往，繼續留意住宅物業市場的情況和參考相關指標，適當的時候會採取合適的措施回應市場變化。政府在去年年底公布已覓得足夠土地滿足未來10年公營房屋單位的供應目標後，社會上有意見認為我們已有足夠空間，進一步提升市民的人均居住面積。社會上有這個想法和建議，我們十分理解。政府積極覓地和造地當然是希望改善市民的居住質素，包括環境和空間，市民固然都希望"住大啲、住鬆啲"。但是，縱使政府已努力增加土地和房屋供應，香港整體可作公營房屋發展的資源仍然有限。因此，我們必須按緩急先後善用土地資源。目前，我們最迫切需要處理的是房屋供應短缺的問題。我們必須先利用有限的土地資源提供更多單位，盡快解決有需要家庭，例如居於不適切居所的家庭，以及輪候公屋已久的申請者等住屋問題。長遠而言，預期土地和房屋供應到位及穩定時，公屋平均輪候時間大幅縮減後，我們可適時探討能否及如何進一步提升居於公屋、資助出售單位以至私人住宅單位的市民的居住空間。就這方面而言，我們必須深入研究並作全盤考慮，包括增加人均居住面積對公屋平均輪候時間以至整體公營房屋發展的影響、怎樣按新標準處理單位的分配和調遷安排等。我們和大家的想法一樣，不過我們需要先處理當前輪候公屋的超過15萬個家庭、10萬個單身申請者，以及居於不適切居所的11萬戶家庭。除房屋政策外，議員亦建議重組政府架構下的房屋、土地、運輸及環保政策範疇。重組政策局是重要課題，涉及複雜的考量、籌備及修例工作，過程需時，不能一蹴而就。政府會就如何整合和提升土地、房屋、運輸及環保政策工作，繼續聆聽各方意見，務求精益求精。代理主席，我和兩位副局長會在聆聽各位議員在辯論中的發言後，再作適當補充和進一步回應。我感謝剛才3位議員的發言，亦希望他們日後對我們的土地及房屋建設，以及為基層市民提供公屋方面多給意見及支持，謝謝。

代理主席，首先感謝謝偉銓議員動議原議案，以及柯創盛議員及郭偉强議員分別動議修正案，討論市民最為關心的房屋問題。代理主席，本港市民的居住空間非常狹窄，不但越住越貴，而且越住越細，一般公屋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亦長達5.8年，創22年新高，市民怨聲載道。香港經濟民生聯盟歷來非常重視這項議題，敦促政府全面改革本港的房屋政策，包括制訂人均居住面積指標、優化置業階梯、積極應對人口及樓宇老化等問題，切實改善市民的居住環境及提升生活質素。經民聯於6月7日發布了《香港十年安居計劃》建議書，認為特區政府必須改變"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臨急造地、窮於應付"的被動局面，主動作出全面規劃，多管齊下增加土地及房屋供應。經民聯的十年安居計劃，建議設立願景的指標，將人均居住面積由約161平方呎增加至200平方呎，開發2,400公頃的土地，增加65萬個公私營房屋單位，務求從根本上解決香港安居難的深層次矛盾。主席，政府應該創新思維，多管齊下增加房屋供應。經民聯建議政府長遠將佔郊野公園總面積百分之三的邊陲地帶改劃成住宅用地。同時，應該大幅開發新界土地，加快開發邊境的禁區用地及逐步開放沙頭角墟的禁區。為了釋放現有土地潛力，政府亦應該加快重建老舊公共屋邨，同時調高市區及新界土地的最高發展密度。經民聯亦敦促當局積極引用《收回土地條例》，加快收回新界的棕地、祖堂地及閒置農地等。此外，當局應該檢討及重整房屋階梯，顧及中產人士及年青家庭的龐大置業訴求，一方面檢討以往曾經推出而具有成效的協助市民置業的方案，重新推出優化版的首次置業貸款計劃及夾心階層住屋計劃等。另一方面，可以與發展商合作，興建較小型及廉宜的住宅單位，為合資格的青年家庭提供可租可買的合適住宅，幫助青年人踏出置業安居的第一步。

柯創盛議員在修正案中，建議調整現行的物業印花稅，以堵塞潛在的"假首置"避稅的漏洞。經民聯曾經多番促請當局取消印花稅的"辣招"，但無奈在現行政策仍然繼續執行的前提之下，則不反對稍加變通，以堵塞避稅的漏洞，並且減輕真正首次置業者的負擔。至於郭偉强議員的修正案，建議在賣地條款中訂定單位的最小面積及興建數量，以規管納米單位。儘管大家都知悉香港存在"住得貴，住得細"的問題，但是，通過賣地條款作出規限，並不可取，亦漠視市場上對於小型單位存在一定的實際需求。總括而言，經民聯認為人為地壓抑市場的需求或供應，扭曲市場運作，對解決市民住屋訴求沒有太大幫助。設法增加土地及房屋供應才是治本之道。至於剛才陳帆局長解釋為何不積極重建舊屋邨，他的理由，我並不同意，因為經民聯的提議是建設新的公共樓宇，與重建舊屋邨......

主席，我支持謝偉銓議員提出的"改革房屋政策，解決住屋問題"議案，感謝柯創盛議員及郭偉强議員提出修正案，亦感謝局長剛才用了很多時間替我們重溫房屋政策，但重溫完畢後，我似乎看不到局長對今天的議案有很多正面回應。

指標非常重要，今天的議案及修正案均提到幾個指標，包括人均居住面積指標、"三年上樓"的指標，以及合理租金釐定的指標。事實上，我明白這些指標難以釐定，但這些指標的訂立，正正代表特區政府對房屋政策和房屋改革有多少承擔、願意做多少工作。

撥出數百個甚至2,000個單位，日後便可增加數萬個單位，如此簡單的數學題，他們都計算不到，原因只有一個，就是各部門只顧着自己的成績單，不願意協調，這是一個阻礙香港房屋發展的具體例子。所以，我十分支持議案提到要重組政府架構，以及加強協調。由於時間關係，我希望政府就指標和架構等範疇回應我時，可以具體一點。主席，我謹此發言，支持議案，多謝。

主席，香港樓價高昂，連續多年都是全球之最，很多外國人首次看到香港住屋環境和樓價，也會被嚇一跳。毫無疑問，房屋問題對社會的影響是全方位的，基層未能夠輪候到公屋，被迫暫時住"劏房"；初出茅廬的年青夫婦，可能有高學歷、高收入，但短時間內難以負擔到過百萬元的首期；有小朋友的家庭，即使收入不錯，但想換樓卻難上加難。置業階梯，很多人每一步都跨不上去，確實影響香港市民每一天的生活。住屋是市民改善生活的希望，亦是鼓勵努力工作、向上流動的動力。公屋讓基層家庭可以負擔住屋的開支；居屋及其他資助房屋讓入息水平不錯的家庭能夠"上車"置業；私營房屋提供多元化、高質素的選擇，亦可以作為一種資產。過去10年，政府在住屋方面做過不少事情，可能官員發言也會列舉一大堆政績，例如新增公屋單位有多少個，私樓單位有多少個，但政策目標是否只是一個數字如此簡單呢？現實是，公私營房屋均不足夠，房屋階梯的類型滿足不到對象的需要，例如抽不到居屋，年青人唯有想盡辦法買私樓，所以為何新盤有這麼多一房單位，因為要配合市場的購買力。以這個角度來看，政府房屋政策成績表難以稱得上令人滿意。正如我們過去一直提到，政府以為出"辣招"可以壓低樓價，現實反而令到二手市場供應減少，"上車"置業要的首期更多，有些人更認為阻人買樓多過幫人買樓。至於市場價格，我們看到亦照樣節節上升。"辣招"本用作換取時間，增加房屋供應，但10年過去，造地建屋的進度也不是很理想。當正在採用的措施沒甚麼效用時，市民便由期待到無奈，官員會否認真思考，嘗試調整措施以測試市場反應呢？過去我們曾提出一些建議，例如放寬壓力測試、調整換樓人士的DSD，或暫停部分"辣招"一年，各官員也是重複表示"緊密留意市場"，不過甚麼也沒有做過。政府經常表示擔心，如果真的推出這些措施，改變了一些政策，會向市場釋放錯誤信息，但實際上，美國聯邦儲備局的信息遠遠比特區政府有更大影響力。市民等了一年又一年，樓價升了一成又一成，官員因為擔心便停在那裏不做事，但物業市場不會因為他們的擔心便停在那裏，他們要問市民是否滿意，是否有方法幫助市民和香港社會發展呢？

房屋問題在立法會已討論多年，樓價亦已上升多年，影響物業市場亦有很多不同因素，但政府的房屋政策一定是重中之重，我希望政府能夠積極行動，幫市民安居樂業，我亦相信這是中央的希望。《香港國安法》實施1年後，我們社會穩定，今天我們已改善了《議事規則》，我很希望在一個比較安定的環境下，市民可以盡快買到樓，安居樂業。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首先申報我的家族成員在新界持有土地。房屋問題被認為是本港重要的社會矛盾之一。土地供應緊張，樓價持續高企，令香港長期穩佔全球樓價最難負擔的城市首位，住屋難的問題一直困擾着不少香港人。我很高興看到政府積極回應市民的住屋訴求。今年的施政報告宣布覓得330公頃土地用作住宅用途，主要土地來源是東涌填海、古洞北/粉嶺北、洪水橋/厦村等多個新發展區，大幅增加了住宅供應，預計未來10年可興建超過30萬個單位，有助於改善基層市民的生活環境。我期望各個新發展區早日上馬，以配合住屋及其他社會發展的需要。然而，開發新發展區無可避免會收回農地及棕地等私人土地，政府必需兼顧市民的住屋需要及業權人的權益，才可以達致雙贏的結果。除了開發新發展區，市區重建是另一個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法。住屋問題不單涉及居住面積，居住環境同樣重要。近年，市建局嘗試採用規劃主導模式，更大規模及更全面地重建觀塘市中心等老舊社區，我相信能夠改善整體規劃，有助提升社區的宜居性，為居民帶來舒適的居住空間。不過，雖然市建局在過去20年間開展了64個重建項目，但至今只完成了20個，重建步伐緩慢。市建局確實有需要檢討現行機制，提升重建項目的速度，避免落後於城市的老化速度。主席，為了善用土地，有效解決房屋短缺問題，新界鄉議局非常願意與廣大市民同行，與政府一起研究丁屋轉變為"丁廈"的可行性。事實上，近年丁屋申請審批緩慢，地政總署積壓的個案已超過1萬宗。長遠來說，新界可建屋的"丁地"越來越少，限高3層的丁屋的確沒有善用珍貴的土地資源。所以，鄉議局對於探討丁屋向高空發展，一直持開放態度。鄉議局建議政府可以參考內地城中村的發展模式，選擇合適的鄉村式發展地帶作為試點，適量地提高丁屋用地的發展密度，准許興建多層式"丁廈"。至於終極目標是多少層、每個單位面積多大，以及如何分配等細節問題，可以視乎土地面積及狀況再進一步研究。我期望透過提高地積比率，增加單位數目，部分給原居民認購，部分可以撥作公營房屋或首次置業項目，以增加香港房屋的整體供應，同時滿足原居民和公眾的住屋需求，攜手解決房屋短缺的問題。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我在2019年施政報告辯論中指出，阻礙香港發展有三座"惡山"，而三座"惡山"之中，最惡、最難處理的當然是房屋和土地的問題。當大家看到一群又一群的邊緣中產連買一間不足180平方呎的"納米樓"都成為奢望；當大家聽到一間豪華"劏房"的售價過千萬元，我認為這沒有甚麼值得高興，而是香港的悲歌。主席，今天很多謝謝偉銓議員提出這個十分重要的議題。對於如何改革房屋政策，其實不同政黨和很多議員都提出了很多寶貴的意見，值得當局參考，我不打算重複。民主建港協進聯盟的柯創盛議員和劉國勳議員亦已就房屋政策發表意見，由於時間有限，我今天想集中說說一批邊緣中產的慘況，反映他們的情況。主席，如果從社會階層的角度來看，我所說的這批邊緣中產，大家都很熟悉，便是一群"90後"、"2000年後"，"高不成，低不就"的朋友，他們其實有不錯的學歷，受惠於香港的教育制度的快速發展，但由於香港經濟結構單一，上流空間越來越窄，即使他們工作多年，薪金仍然停滯不前，收入只足夠溫飽，如果要說置業，則沒有他們的份兒。另一方面，由於他們的學歷不算低，從事的行業亦不屬於基層行業，所以，很多基層朋友享有的福利，他們都不能分享。事實上，在香港，只要你月入超過14,500元，那麼包括公屋、鼓勵就業家庭津貼，以至之前的在職家庭津貼其實你都沒有機會領取。至於居屋，雖然入息上限較高，即33,000元，但名額非常有限，近年只有幾千個，"白居二"亦只有2,500個名額。

這些學歷不錯、"無殼"的邊緣中產，我估計大約也有100萬人。數字上可以看到這情況不斷惡化。根據政府統計處的資料，過去10年，租住私人物業的人的比例不斷上升。居於租住居所的家庭比例由2006年的11%增至2016年的14%。在2016年租住私人住宅單位的家庭住戶每月租金中位數為1萬元，較10年前增加1倍。大家都知道香港的租金上升得很快，這些住戶的租金與收入比例中位數為30.7%，高於10年前的25%；而居於公營租住單位的家庭住戶所支付的租金中位數，在2016年為1,500元，租金與收入比例中位數為9.3%。

主席，香港社會階層固化情況嚴重，單靠自身的努力，很多邊緣中產根本無法置業，亦不能改善生活。他們有些很想結婚，但無法解決住屋的問題，於是便要租樓，有些人甚至被嚇怕，又或希望多儲蓄而在婚後亦要分開居住。面對他們這些苦況，其實真的很"心噏"，他們亦因此而對社會和政府產生極大的怨氣。可惜，特區政府由過去到現在都沒有刻意針對這群邊緣中產提供政策援助，以至這些朋友的怨氣無法宣泄，亦為社會埋下很多不穩定因素。值得留意的是，大家都知道社會有一股激進力量不斷冒起，這批邊緣中產相信都是中堅人士，他們事實上是因為非常失落，而政府亦沒有適當的政策協助他們，解決他們的困難，導致他們可能訴諸極端的暴力。主席，我很希望政府想一想，這些邊緣中產是需要有特定的政策來處理，我亦同意現時只靠"大抽獎"......短期而言，"大抽獎"是不應該一成不變的，我希望你可以用計分制。